政府對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採取的即時應對措施，讓市民回復正常生活"，值得大家藉此機會就近期社會發生的重大事件進行討論。

同樣地，議會內雖然沒有使用肢體武力，但語言暴力亦非常嚴重。

我覺得應該從這個角度來考慮。主席，我今天的發言未必一定很平和，但我希望能夠克制。《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條例草案》原意是維護公義，但很可惜，由3月份政府向立法會提出《條例草案》至最近發生的一連串大型暴亂情況和大型集會遊行，已將整件事由維護公義變成龐大的政治能量，令整個社會動盪不安，甚至令家庭出現撕裂的情況。

然而，外界仍一直要求政府要用"撤回"二字，不能用押後或暫緩，指這些用詞都是廢話。

我認為並不多餘，因為我們需要繼續彰顯公義，所以要繼續討論。

我覺得今次這場風波是由不少假消息甚至抹黑引起，包括我們看到的兩段短片，一段是豬肉檯，一段是一位女生，全都是虛假的。我對政府說，一個人如果怕鬼，你不停叫他不要怕鬼，他是做不到的。

我接下來想指出，如果政府要認真總結今次的經驗和教訓，就必須從教育着手。

我覺得他們自小已"被洗腦"，所以今天說甚麼都聽不清楚。因此，教育是政府重中之重的工作，脫離了國民教育，缺乏對國家的認識，就等同在黑夜中走路害怕遇上鬼一樣，看不到前路，亦不知道鬼是甚麼。他們對內地的法制和國家40多年來的進步不了解。

政府需要多做這方面的教育，多讓年青人了解，實地認識國家的發展已經今非昔比，現時已經是一個大國。昨天，一批示威者趁着G20峰會，說要向各國反映意見，把《條例草案》的問題國際化。他們當然有自由這樣做，但我認為這種做法是適得其反的。中美貿易戰令香港經濟大受影響，張華峰議員提出此項議案的重點，是要指出不能因為中美貿易戰而影響香港的經濟。

這種行為絕對是錯的，但偏偏今次的示威者說背後沒有人部署，其實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在背後協助策劃。今次的談判會否因而受影響，我覺得示威者必須三思，更不能因而影響國家的國際地位，以及不能令國家在中美貿易摩擦中受到影響。我覺得當前各方面應該冷靜起來，特別面對全球金融經濟下行等中美貿易摩擦問題，香港現時沒有很穩固的經濟基礎，只靠樓市和金融等非實質的行業支撐，一旦遇到重大衝擊，香港的經濟是脆弱的。因此，各方必須冷靜下來，為香港的未來發展作出更好的調整。政府的重要角色，是帶領不同意見的各方，包括建制和泛民都應該冷靜坐下來，討論香港未來應該怎樣做。

政府應該勇敢站出來，帶領社會繼續前行。正如特首"林鄭"所說，她要帶領香港前行。所以，懇請政府在這方面要繼續帶領香港。

及至最近，仍然不斷有示威人士發起包圍或阻礙政府機構的行動，例如昨晚示威者集會後繼續包圍警察總部，其實是否有此必要呢？事件演變成今天的局面，其實已經造成社會撕裂，其實亦可以說，社會的運作已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我想無論大家持哪種觀點，這個結果都會令人感到憂傷，我相信愛護香港的人都不想看到這個結果。

有見及此，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結果，無論政府採用甚麼字眼，但政府其後的補充已清楚解釋，他們會停止有關的修例工作，不會在今屆立法會推行。因此，如果我們繼續為了字眼而爭拗，令香港社會陷入無止境的爭拗，這是否大家樂於見到的呢？看看現時的社交媒體和通訊群組，例如我亦透過個人的WhatsApp或Facebook收到不同的消息，有些是衝突畫面、有些是互相揭短、有些則似是而非，對於這些新聞或消息，似乎我現在也開始未能分辨哪些是真、哪些是假。

我明白到，大家對於整件事——例如6月12日的清場行動或不同的情況——可能會有不同的感受，因而將這些感受帶入議會，但我們總不能被本身的立場主導一切，而忽略一些畫面或者是非不分。我們的確從媒體看到一些片段，在當日下午，有些人突然發難，衝擊警方、衝擊立法會的防線，甚至以磚頭襲擊在場的警員，引發衝突。香港是法治社會，無論出發點為何或有多好，亦不應鼓吹或提倡違規和犯法的行為。事實上，我們看見——亦有很多同事提及——整個遊行可能很和平理性，但問題是的確有一群人作出衝擊行為，我們不應該基於認為整個行動的目標頗美好，便對這些行為視而不見。當然，亦有示威者認為警方在現場的處理手法未必合其心意或令他們感到不舒服。不過，正如我們認為不應該因為一部分衝擊警員的行為而將整個示威行動標籤為不和平，那麼我們亦不應該在看到示威者認為部分警員處理不善時，便"一竹篙打一船人"，甚至採用"連坐法"，將警員放在中間，令他們成為磨心。我們要明白，其實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的最重要力量，香港市民白天能夠在街上行走，在深夜回家，全賴警隊在日常生活中為我們帶來很大的安全感，我們不應因為個別的事件而仇恨整支警隊，正如我們亦不會因為當日的衝擊行為而對參與遊行或持反對意見的人抱持任何仇恨。在上星期或昨天包圍警察總部的行動中，我們看見有大批職員被困，當中包括長者和孕婦，甚至有部分只是文職人員，他們根本沒有參與6月12日的行動，亦沒有與任何示威者有過節，我甚至相信他們對《條例草案》亦可能有不同的看法。然而，他們被圍堵，生活受到影響，甚至在出入大樓時不斷被人以粗言穢語辱罵。這與大家早前"理性文明示威"的說法，似乎是背道而馳。更何況有些人以"連坐法"，將他們的個人資料"起底"，令他們的家人受到騷擾，甚至呼籲不同行業或領域的人杯葛他們，拒絕為警員及其家人提供服務，這又何必呢。近日示威者甚至包圍入境事務大樓及稅務大樓等，名義上是"增加政府當局的行政成本"，但事實上卻為一般市民帶來了極大不便。我們從媒體訪問看到，不少到稅務大樓遞交文件的市民因為被示威者阻擋而感到憤怒，亦有不少人慨歎這些行為已屬"過火"。

此外，我亦留意到在這段期間，有人表示要利用G20峰會向國家施壓，我明白他們的動機是想用盡方法來表達訴求。

我明白不論是持甚麼觀點或立場的人都會感到失望，亦有些人仍然憤慨不滿，要繼續對立爭拗。不過，我想告訴大家，這樣只會令香港的民生和經濟發展陷入停滯，對社會造成進一步的傷害，導致進一步的撕裂。主席，其實推動政策的工作，在香港也好，內地也好，外國也好，總會有些人支持，有些人反對，有機會成功，亦有機會失敗。在失敗後，我們檢討究竟原因何在，然後重新再來便可，因為這既不是一個零和遊戲，亦不是你死我亡，政策的推動是由大家參與，在表達意見後接受結果。現在司長也在席，我想對政府說，這次修例確實是徹徹底底的失敗，過程中有很多事情處理欠佳。當然，不同的官員——包括特首——已經道歉，但在道歉後，大家都要想一想，之後應該做甚麼？我覺得政府不應因為這次事件而成為驚弓之鳥，不再討論所有富爭議性，甚至只涉及很少爭議的事情，似乎因而"綁手綁腳"。我們應該以此為鑒，汲取經驗後更好地施政，切勿因為一次事件而成為驚弓之鳥，我希望司長和政府可以繼續更好地服務社會。其實行政長官和很多官員在事件發生後一再道歉，並已作出相應的承諾。當然，你是否相信，或者是否願意張開眼睛去看，這是另一回事。社會剛剛經歷了如此重大的創傷，持不同意見的各個派別未必能夠在短時間內冰釋前嫌，但各方面都應該釋出善意，朝着修補社會裂痕的方向而努力。香港過去亦曾經歷過很多爭議，但我們最終都可以克服困難，化解矛盾。昨天有很多議員引用了名人的例子或名言，我今天亦想引用斯賓諾沙的一句說話︰"不要哭、不要笑、不要恨、要理解"。面對今時今日的困局，不同派別及社會上持不同立場和看法的人，更應多走一步，放下成見。

願陰霾早日散去，希望香港能夠找回應有的出路。

主席，今天我們發言的地方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立法會，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國的一部分，我們是堅信法治的社會，實行"一國兩制"，制定了《基本法》。我們的法律保障我們今天享有自由，包括經濟自由、政治自由及言論自由。不過，一如國際人權公約第19條指出，自由並不代表所有事也可以做，例如一些危害國家安全及誹謗別人的事，便不應該做。郭榮鏗議員昨天以"奴隸"或"奴才"來形容我們建制派或一些愛國人士，他樂此不疲，說完又說，於是我叫助手在"維基百科"搜尋他的國籍，原來他是加拿大籍。因此，他很討厭那些愛中國、愛自己國家的人，難怪他在今年3月中跟隨陳方安生到美國，一直"唱衰"中國、"唱衰"香港，心甘情願成為中美貿易談判的棋子，與一眾外國，特別是美國，向我們自己國家——不是我們，應是我的國家中國和香港施壓。其實，他一直在說自己，不過他效忠的是加拿大。各位市民，我想跟大家回帶看看。在1998年12月9日，他們的民主之父李柱銘也曾在反對派所謂的"禁區"，就是司法互助的問題上，提出一項議案辯論。這關乎我們當時常提及的"張子強案"，而他亦指出可以盡快考慮就中港兩地移交逃犯的安排達成協議。我不是說政府今次做得好，我今天不想花時間談論政府的問題，我只想指出在所謂"司法互助"上，香港與內地並非一個絕對禁區。

各位，中國經歷了很多年困難，如果我們的國家分裂，國家和國民也會民不聊生。中國由發展中國家發展至今天，經歷了很多政治鬥爭，他們最希望和平，最希望香港不要給國家添麻煩，但可惜香港人自回歸至今也不珍惜。事實上，內地很多人民也會問香港何以享有這種優待，而我也曾獲邀到不同省份解釋香港何以無需上繳稅項。我們甚至無須像在殖民地時代般，要把很多錢交給英國。

第一，香港並無"公投法"；第二，設有公投的國家是以主權國全體人民投票，也就是說，如果他們要進行公投，或一旦讓他們進行公投，便要14億人民一同投票，所以請他們不要常把公投掛在口邊。我認為香港是特殊情況，我們很高興香港有"一國兩制"，我們的制度與內地不同。我反而認為要稱讚當年英國領導人與中國領導人有高度的政治智慧。

如果他們做的事是違反我們民族的利益，甚至他們認為有人以"支那"來形容中華民族也沒有問題的話，對不起，這個不是"中大精神"。

我只是希望不論我們的政見為何，也不要被外國人利用。現時國家面對很大壓力，是大家也看到的。中國企業被人打壓，我們的科技發展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如今卻一間又一間面對打壓，而他們卻與外人大合唱，好像中國越差，他們便越高興。

為何我要強調是警隊呢？

我只會批評這位做得不好的林慧思老師，請她不要再教導學生說粗言穢語。我們本來希望香港的年青人可以有國際視野、有國家的視野，但為何本港的年青人今天竟如此敵視我們的國家、社會，甚至仇警？香港的教育制度的確出現了很大問題，我認為首先要追究教育局。

我希望司長聽到。

我被迫重提一宗悲劇。2014年，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有一位學生自殺身亡，他是一位學生領袖。他只是不撐佔中的立場，很高調，即被人在大字報指他是"讀書奴"，在Facebook不停說他這樣的人將來沒有前途。或許還有其他因素，但肯定不是學習因素，因為他在學系內的成績十分優秀。

因此，我請大家放過警員的子女，放過那些與他們不同政見的年青人。

政府承認處事手法做得不好，他們採取了"暫緩"。政治上，"暫緩"與"撤銷"有甚麼分別呢？

我希望政府可以更精神地作出回應，我們支持他們做好的政策，不要害怕。

我們很希望2047年之後仍然可以繼續實施"一國兩制"，甚至在"一國兩制"下把香港的優點、經濟、法律等各方面的優良傳統發揚光大，而不是被你們搞得香港失去文明管理、法治，變得一點吸引力都沒有，屆時香港比中國的三四線城市還要落後。我們不想這樣，大家可否停下來，理性討論香港未來的路向？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從《逃犯條例》的爭議可見，香港真的發高燒。我真的很難過，公義竟然輸了給民粹和政治。我們只是希望為一位被殺害的少女討回公道，竟然也被反對派無限上綱上線、抹黑和妖魔化，明明是《逃犯條例》，卻被改成一個十分嚇人的名字，甚麼"送中條例"。在整個過程中，雖然我們知道政府在解說和溝通方面有可議之處，將來也一定要吸收這慘痛經驗；但我們看到更多的是謊言、暴力和外國勢力的身影。謊言是大家可以看到"豬肉佬"、"人人也是逃犯"等這些"洗腦"短片。反對派無所不用其極，製造非理性恐慌，令人人自危，嚇市民、騙市民，令社會根本沒有理性討論的空間。暴力方面，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認為用遊行、民意向我們施壓，本來也可以理解，但我最不能理解的是用暴力包圍的手段，包圍立法會、癱瘓立法會，令立法會無法開會，之後更轉移視線，美化暴力，訴諸悲情，更將警察合理執法的行動扭曲。舉例說，他們指責警方在添美道中信大廈對岀的位置施放催淚彈，那裏明明有一整條添美道讓人群走避，但他們卻只看玻璃的畫面，說警察把示威者迫向玻璃，這些是否公然"講大話"？他們這樣"講大話"，其實又是配合外國勢力的干預。大家可以看到，香港作為一個城市，我們對一項條例作出修訂，而且有關修訂在國際上也是完全符合國際標準的，為何外國，特別是美國，要如此花時間接見這些人呢？是美國副總統拜登、國務卿蓬佩奧，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亦有發言，最後連美國總統特朗普亦公然干涉香港事務，公然反對《逃犯條例》的修訂，更加提出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使用威脅制裁的手段，總之就要令香港好像不是由中國管治、不是香港人管治一樣。在家庭方面，我們看到有一段兩代人在酒樓的短片，本來星期日一家人飲茶是很開心的，但年青人堅持要遊行，跟家人發生爭拗，並對家長說了一些十分不敬的說話，雖然家長也說一人少一句，但年青人仿如聽不入耳般。我不想責怪年青人，但這些年青人的確受到一些不懷好意的人所影響。在同學、同事之間，有些人希望抱持比較包容、理性、平衡的觀點，亦可能被抹黑為"港豬"等十分難聽的名號，我也不想再引述。他們甚至被杯葛，在網絡上被unfriend，有人用白色恐怖來形容這一種政治壓力，令人不能夠為公義、為理性發聲。在警民關係方面，我們除了看到示威者包圍警總之外，也有部分激進網民發動各種手段仇視警察，用以偏概全方式製造撕裂，不僅杯葛警察，更要杯葛他們的家人，甚至在學校杯葛他們的孩子。這些都是我無法形容的可耻手段，不斷地製造撕裂。正如我們建制派不會因為一小部分的暴力和暴徒而說整個抗議行動也是暴力的，但反對派卻最喜歡憑着一兩個鏡頭來抹黑我們的警察。如果香港警察的士氣變得十分低落，甚至很多人不願與警察合作，警察如何維持治安、如何打擊罪案呢？包圍政總的行動，更蔓延至入境事務處、稅務大樓，總之他們便是要癱瘓整個社會，繼續燒，燒至"七一"、燒至選舉，這便是他們的目的。其實，這是個沒有硝煙的戰場，上集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只是藥引，下集向國家施壓才是他們和背後主子的主菜，這是美國對一些它看不過眼的國家的極限施壓，非常常見的組合拳，先利用當地小矛盾挑起事端，製造國際和美國國內輿論，總之就是要製造制裁。

我一定不會說所有參與表達意見的人也是想配合美國的策略，我相信不是這樣的，大多數香港人也是理智的。但是，總有一小撮人會配合美國人和一些不懷好意的外國勢力的劇本，例如藉着G20峰會這次機會向外國施壓，甘心當現代吳三桂。昨天有遊行人士打着"解放香港"的口號。陳浩天曾明言，解放香港的意思是要美國軍事介入，想當美軍的"帶路黨"，想香港成為敘利亞、伊拉克的翻版。美國政府、國會和政客高調介入，把香港作為磨心，這些反對派將香港的人頭自動送上，騎劫香港人的民意，將之作為中美博弈中送給美國的籌碼，出賣國家和香港的根本利益。這說法不是我冤枉美國人的，是特朗普自己承認的，他在評論香港的遊行時說："他們顯然有很大的影響力，我認為他們在與中國打交道方面很有效。"，即是說這件事對於與中國打交道來說十分有效，這說明甚麼呢？外國勢力關注香港些甚麼呢？我相信越來越多香港市民看得到絕對不是甚麼人權和自由，一切也是這國家的自私、America first的利益，即美國的全球霸權，包括金融霸權和軍事霸權，而背後的政治能量和國家能量是非常巨大的，如果將香港放在鬥爭的最前線，後果真的不堪設想。大家也知道"一國兩制"有一個底線中的底線，便是外交和軍事由中央直接管轄。

區諾軒議員和楊岳橋議員均提到愛國，這些人說愛國，主席，我真的不能接受，我覺得有點兒較粗口更難聽。他們一次又一次挑動香港與國家的矛盾，將本來在1994年中英外交協議的一部分，而且是有防務需要的安排說成"割地送中"，凡事將香港與國家對立起來，火上加油。他們知道在法理上沒有可能"港獨"，但他們嘗試在市民之間製造精神上、意識上的"港獨"，將國家視為他者，與香港完全分割，完全沒有合作的空間，這正正是破壞"一國兩制"的根基，將香港推向非常危險的境地，將香港綁上美國的戰車來對抗國家。對此，香港人真的要看清楚。香港混亂，誰最開心呢？當然是唯恐天下不亂的人。除此之外，沒有人會感到開心，又或唯外國勢力馬首是瞻的人，甘心成為棋子，甘心做"買辦"。他們不習慣我們的國家終於強大起來、不習慣中國人終於有尊嚴，在國際舞台上佔一席位。最開心的莫過於壹傳媒的黎智英，在事件最熱烘烘的1個月，壹傳媒這間近年完全沒有盈餘或盈利的公司的股價可以急升1倍。根據我們的調查，大部分的交易是經過一間美資的大行成交，背後是甚麼原因，明眼人不難理解，所以我不再解釋。有人說這麼多社會矛盾是因為香港沒有普選，這也是反對派的"萬能key"，亦有人說因為香港沒有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所以那些牛鬼蛇神可以有恃無恐，全部走出來，這些也是歷史的遺憾。我們沒有普選是因為2015年反對派否決我們的政改方案。我經常強調，沒有普選最大的受害人是"打工仔"和基層市民，這些都是"一國兩制"繞不過的課題。在這狀態下、在這麼大的爭拗下，香港的社會、立法會能夠有共識討論事情嗎？我們能夠通過需要有三分之二立法會議員支持的方案嗎？不過，幸好香港尚算有根基，有萬億元的儲備，經濟基調也不錯，但是否可以好好利用呢？張建宗司長也在席，我要批評一下，過去政府在發展經濟方面真的忽略了基層勞工的訴求。"打工仔"、勞工界的訴求多年來也是"龜速"推進。

對於這些社會問題，政府過去有不少缺失，亦未有決心解決。我們亦希望在席的所有議員理解，我們在推動"打工仔"的訴求時，並非純粹站在"打工仔"的角度，同時亦站在整體社會的角度。我認為其實我們現在應停一停，正如張華峰議員的議案目的，希望社會能夠恢復穩定，恢復營商環境。

我希望政府能夠有迎難而上的決心。

主席，在過去數個月，社會因為討論修訂《逃犯條例》導致滿城風雨，令香港又再出現嚴重的社會撕裂。多次的遊行示威更演變為佔據道路、衝擊立法會，引發嚴重警民衝突，警民雙方均有人受傷。特首早前已經宣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並發聲明就政府工作的不足令香港社會出現矛盾和紛爭，向市民致歉，重申沒有重啟程序的時間表，算是回應了示威者的訴求。昨天反對派一直指摘，說今次事件是由特首和建制派造成。我想反問他們，由始至終，我們有甚麼不對呢？我們的出發點，正正是為了正義、為了法治、為了一屍兩命案件的受害者伸張正義，嚴懲兇手，不對嗎？填補《逃犯條例》的法律空缺，使香港不致成為逃犯天堂，這也不對嗎？把決定可否引渡的權力由立法會轉移給法庭，又有不對嗎？這次修例，其實是一個法律問題。我們由始至終也是站在法治和正義的一方，從香港整體長遠利益出發。所以，支持修例，我們對得起香港，對得起香港市民，對得起天地良心。事實上，特區政府宣布暫緩修例，是有助紓緩現時的社會矛盾，避免事件繼續發酵和加劇社會的對立與動盪，是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做法。各界應以香港和市民的整體利益為重，抱持理性和負責任的態度，妥善處理目前的局面，盡快恢復正常的社會秩序。對此，我表示理解和支持，這亦是出於愛香港的心。但是，這並不代表我們的想法有變，認為法案是錯的。我們只是不想兩個陣營繼續對立，令香港傷痕累累，大家從媒體吵到網上，從家裏吵到街頭。今天這項休會辯論，亦是同樣道理。主席，良好的社會秩序，必須有賴執法人員的維護。警隊作為重要的執法機構，一直以來也是以專業表現，在不同崗位上盡忠職守，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不幸的是，在這次警民衝突中，警方竟然成為磨心，成為示威者的泄憤對象。參加遊行，反對修例的市民大部分也是熱愛香港的，他們本意是想和平表達意見。但是，當中滲透了一些存心不良的壞分子，伺機發難，盜用了公義這個光環來襲擊警方，以公義為名，行暴力為實。他們盜取了正義的光環，在光天化日下，公然打擊代表執法正義的警方。從很多電視畫面及紙媒報道，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在示威者當中有不少人全副武裝，手持一些鐵器工具、利器，以及可以傷人的磚頭，用來刻意攻擊警務人員。事實上，我們亦看到部分警務人員因為這事件而流血。市民亦可以看到，當天不少暴力示威者企圖闖入立法會，如果不是警方果斷制止，我相信後果是不堪設想的。警方當天所採取的應對行動，與世界其他地區的類似做法相比，已經是比較克制和專業。不過，社會上有很多不同輿論、很多不同議員及市民，卻似乎對示威人士的暴力行為視而不見，甚至刻意歪曲。令人更為不齒的是，有人還不斷發放大量誤導和造成恐慌的信息，抹黑警方形象，並針對警方的執法細節。他們的目的，是要引起市民的不安和憤怒，進一步激化市民對執法人員不滿的情緒，企圖打擊和損害香港警隊的聲譽和權威。主席，沒有最差，只有更差，有人竟然可以差到對警務人員的個人資料及家屬情況大肆"起底"，並公然在網上流傳。在我認識的警員當中，部分亦受到這個威脅，他們家裏的孩子亦非常擔心自己父親的工作。這些做法我相信不單是網絡欺凌，更是針對警方的白色恐怖。

這些行為已經跟他們當初所表達的訴求是兩回事。主席，我甚至認為這些是直接針對警方的行為。警方是維護香港法治的重要力量。大家想一想，我們白天走在街上，夜晚我們安全回到家中，以及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甚麼問題的時候，我相信大家第一時間會致電999報警求助。老實說，如果香港警隊不專業，如果有人刻意打擊警隊的士氣，最終會怎樣呢？最終整個香港也會輸，在影響香港的治安環境之餘，更會令大家每天提心吊膽，因為這已經不是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可見警隊受到打擊，受罪的還是香港市民。所以，我希望在這裏提出：停止針對警務人員的惡意攻擊，以及停止發放一些誤導公眾的信息。

主席，自香港20多年前回歸以來，經歷過幾許風雨，政治經濟民生都遇到不同程度的挑戰。事實上，當我們現在聚焦在政治議題上的時候，不要忘記，整個國際大環境的經濟金融情況都很不樂觀，存在很多暗湧。我亦希望大家不要忘記，貧富不均的結構問題，高樓價、低增長、產業結構單一化等情況也令市民擔心，令香港人不知如何是好。如果社會繼續因為政治議題而撕裂，便無法團結一致，以合力應對這些迫在眉睫的經濟及民生問題。很多學者也提過，香港目前的經濟狀況是既有龐大機遇，亦存在很多隱憂。香港具有優越的地理位置，為貿易、物流、人才往來等提供了極大的便利。香港是高度外向型的經濟體，擁有完善而卓越的法律制度和營商環境，包括零關稅、超低利得稅率等，並擁有公平、開放的國際平台，以及廣泛的國際商貿網絡，資金人才進出自由，所以多年來在金融、航運、專業服務等方面也建立了獨特的優勢，以及良好的國際聲譽。可是，老實說，跟其他地方比較，香港的經濟發展正面臨深層次的結構性問題。香港是全球服務業佔比最高的經濟體之一，服務業佔香港GDP 90%以上。香港的四大支柱行業均屬服務業，產業結構比較單一的問題長期被詬病。產業之間的關聯度過高，導致抵禦外圍風險的能力不足，在面對競爭和挑戰時，可能會令經濟表現大幅波動，而這些嚴重的結構失衡，並非小修小補式的政策便可以調整。事實上，在中美貿易戰的環境下，香港人目前很關心香港的經濟發展，另外也很擔心經濟發展出現了不斷減弱的跡象。政府統計處公布了2019年第一季的GDP，同比僅微升0.5%，為自從在2009年第三季錄得-1.7%後，表現最差的季度。因此，社會不要再因為本港各種問題而出現眾多爭拗。我們為了將來社會的發展，擔心將來失業率會繼續高企，也擔心將來經濟會出現危機，希望能夠聚焦經濟，改善民生。主席，經濟危機大家也能看到，至於民生問題，我一向強調須專注處理。

截至目前，輪候公屋的人數仍然高企，輪候平均需時5.5年。老實說，我相信每個香港人也着緊這些問題，而房屋問題一直是政府的重中之重。我期望政府真的要集中精力改善民生，不要令基層市民或香港人民不聊生。還有很多醫療和安老的問題，我相信司長今天會留心聽清楚。我希望他能夠發揮統籌能力，使各部門能夠有針對性地、精準地處理民生問題。主席，根據現時政府統計處的數據，本港已踏入人口老化階段，在2017年，香港長者人口高達122萬人，預計到2036年將增至237萬人，長者佔香港總人口由同期的17%增至31%。

主席，香港現時處於一個兩難局面。香港人既無能力安居樂業，也看不見有甚麼辦法可以搞好經濟、搞好民生。我認為政府要挽回市民的信任，就要將精力集中於發展經濟，令民生改善，全力推動香港向前行。不過，無奈的是政府今次暫緩修例，令部分有心人以發起不合作運動為由，到政府部門，例如稅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法院等不同地方影響市民的運作，令他們得不到政府部門的服務，我覺得這些行為是不應該，也不能做的。所以，我們希望不要攪亂社會秩序，不要令市民人人生活在惶恐之中。俗語有云："退一步海闊天空"，大家如果真的想香港好，就應該放下成見，不要再將政治凌駕民生。香港如果繼續吵鬧、繼續亂，老實說，"親者痛，仇者快"，誰想看到這種情況？主席，我相信沒有一個香港人想看到。這一句亦是我最近經常聽到最多居民對我說的話，希望愛香港的朋友一定要繼續撐下去，他們一定不希望看到香港一直"爛下去"。主席，香港的繁榮穩定是上一代為我們辛苦地建立的，我們要對得起這一代，也要為下一代準備一個好環境。主席，幸福不是必然的，需要大家一同努力，所以，我希望藉着今天的發言，呼籲熱愛香港的朋友真的做到停止對罵，停止指責，為香港經濟開路，為社會民生先行，香港最終也是每位香港人的安居樂業之所。多謝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在最近兩個多星期，包括本月9日和16日連續兩個周日，香港有為數不少的市民就《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爭議上街。這兩次遊行大致和平、有秩序地進行，一方面反映香港回歸22年後的今天，市民享有極高的言論及集會自由；當然，另一方面亦反映這次修例即使出於好意，但實際上確令很多市民產生誤解及疑慮。政府已於本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的工作，在今屆立法會任期內，即直到2020年暑假休會前不會再恢復二讀辯論，意味相關條例草案在任期結束後"自然死亡"，我認為這與部分示威者的訴求——撤回該條例草案——實際上並無分別。特首林鄭月娥及多名主事問責官員已為這次修例引起的憂慮和紛爭，以及政府解說和溝通工作的不足之處，多次向市民公開致歉。所以，我完全認同張華峰議員的議案，香港社會應當放下紛爭，重新上路，繼續為經濟與民生打拼。然而，反對派和部分反對修例的人士不肯就此罷休，不肯讓香港社會恢復秩序，不斷將示威行動升級。上周五，示威者成群結隊堵塞金鐘及灣仔一帶多幢政府大樓，不讓大樓內的公務員出入，也不讓市民進入辦理各類手續，企圖癱瘓政府、癱瘓香港。此外，當天晚上更有大批戴口罩、眼罩、頭盔的激進示威者包圍警察總部，以鐵馬、圍欄等雜物堵塞警總各個出入口，阻止大樓內的警員下班或出外執勤，甚至連警總內有長者及孕婦感到不適，希望召喚救護車送院接受治療，示威者也遲遲不肯讓路放行。示威者又向警總及警員投擲雞蛋，以及使用可能永久損害視力的強光射向警員，據報更有示威者向警員潑油。反對派或反對修例的市民對警方處理激烈行為及個別警員的言行即使如何不滿，我認為無論如何也不應圍堵警總、阻止救護員進入救援、向人投擲雞蛋，亦不應向警員及其家人、親友進行網上欺凌。這些並非文明社會、法治社會的行徑，亦不是愛護香港、愛惜"一國兩制"的做法，對香港治安亦會造成不良影響。本周一，再有大批示威者堵塞灣仔稅務大樓及入境事務大樓的出入口和大堂，阻止市民進入大樓辦理稅務和各類簽證的手續，令人擔心圍堵政府部門、癱瘓公共服務的行動會沒完沒了，對市民日常生活及社會運作造成重大影響。我留意到在翌日，數名年青人到灣仔稅務大樓及入境事務大樓門外派發傳單，就前一天的圍堵行動向市民致歉。不過，他們一方面道歉，另一方面卻堅持圍堵行動有理。

主席，社會上不少人認為，這群激進的示威者在最近兩個多星期的衝擊、佔路、圍堵行動，以及反對派議員在議會內的一些行為、提出的質詢及議案，可謂配合得天衣無縫，不知是否預先籌劃，有人教唆，甚至事前經過預演？主席，我想應該不會吧。亦有朋友提醒我，自當局引用刑罰較重的暴動罪及公眾妨擾罪，檢控旺角暴動及違法佔中的組織者後，今次暴力違法衝擊、佔路及圍堵行動的參與者都說是自發的，背後沒有人指使，亦與反對派議員無關。然而，每次爆發暴力衝突前，我都看到不少反對派議員在場，聲稱要維持秩序，呼籲示威者不要衝擊。然而，每當發生真正衝突，有人擲磚頭、鐵馬、鐵枝時，反對派議員就會突然不見蹤影，令人覺得他們真的非常有團隊精神。此外，昨天有一群示威者先後到多個外國駐港領事館請願，要求有關國家趁即將舉行的G20峰會，就修訂《逃犯條例》的問題向中央政府施壓，公然邀請外國政府干預中國內政及香港事務。身為中國人，我對這種行動真的感到十分遺憾、痛心。即使在晚清時期，政府如此腐敗無能，也不會有中國人公然邀請八國聯軍攻打自己的國家。昨天有反對派的議員以一些極不恰當的言詞侮辱一些議員、人士，說他們只聽從某方面的話做事。當然，我認為相關指控完全與事實不符。我反而覺得，相關指控、言論對這位議員本身及部分人士是一種反照。

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的休會待續議案。主席，雖然修訂《逃犯條例》的審議工作已經完全停止，但示威行動並未因此而靜止，政府總部兩星期內關閉了4天，灣仔稅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及警察總部亦遭示威者包圍，昨晚又發生多一次包圍警察總部的事件。在這種社會氛圍下，行政長官一連兩周取消行政會議，選舉管理委員會原定於6月25日舉行的區議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公眾諮詢會亦臨時取消。"明日大嶼"填海計劃的中部水域人工島相關研究項目撥款要排到最後，土地共享先導計劃亦推出無期。特區政府是否已經進入休眠狀態？每個人的看法或許不同，但毫無疑問，公共服務已經開始受到影響，香港警務人員的士氣亦受到嚴重打擊，但大家有否想過，香港去年的整體罪案數字是自1974年以來最低，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這個情況明顯與警隊出色的表現有關。假如有一天，香港再沒有這支出色的警隊維持治安，我們仍會是安全的城市嗎？6月12日，在立法會大樓內的議員為數不多，我是其中一位，親眼目睹當天發生的事情。參與當天公眾集會的絕大部分市民，包括學生及年青人，都是守法和平的，但並不代表當中完全沒有害群之馬，完全沒有違法、暴力及危害警員生命安全的事件發生。我親眼所見，與大家看電視和手機片段一樣，的確有一群戴着口罩、眼罩，甚至蒙面的激進示威者，嘗試強行攻入立法會大樓，向警方擲鐵馬、擲鐵枝、擲地磚，導致有警員受傷、倒地及送院。這些全部都並非虛構，是真的發生過的事實。是否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或特首不肯下台，以上擲鐵馬、擲鐵枝、擲地磚、蓄意嚴重傷害他人身體的行為就會變成合法、和平、理性，甚至是值得鼓勵呢？主席，張華峰議員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原意是希望大家可以平心靜氣去討論現時社會的情況，如何令社會回復正軌，力保香港市民的生活回復正常，經濟上亦可以維持原有的各種優勢和地位。香港去年第四季度GDP實質升幅降至1.2%，今年首季進一步下跌至只有0.6%，是10年來表現最差的一季，可說是已接近衰退的邊緣。過去30年，只有在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猛擊香港、2001年全球科網泡沫爆破、2003年SARS爆發，以及2009年全球金融海嘯，才出現如此低的經濟增長。目前，外圍的不利因素已經相當具殺傷力，中美貿易戰牽引着全球的神經線，沒有國家或個人可以獨善其身。今年4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三次下調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至3.3%，創下金融海嘯以來的最低增速，其中美國GDP增長率將從去年的2.9%降至2.3%，歐羅區從1.8%降至1.3%，日本則只有1%。與此同時，世界貿易組織剛剛發表最新一期《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報告，將今年全球貿易增長預測由3.7%大幅下調至2.6%，遠低於去年的3.8%，說明全球貿易增速從過去兩年的高於全球經濟增速，又返回低於全球經濟增速這個非正常的發展狀態。主席，上述數據反映出香港面對的外在壓力，但近期就修訂《逃犯條例》的爭議又增加了內在危機。事實上，因應香港的整體經濟情況，我們應該深思一下香港未來的發展前景。2019年第一季度，香港的GDP增長率僅為0.6%，同期深圳的增長率為7.6%，上海的增長率為5.7%，北京的增長率為6.4%，廣州的增長率為7.5%。繼去年深圳的GDP超越香港後，2019年廣州的GDP亦將會超越香港，香港的總GDP在全國現在只排第五，簡單來說，國家一線城市全部均在穩定增長，只有香港已經變成龜兔賽跑中的兔子。另一方面，香港貧富懸殊問題是社會矛盾的其中一個最主要原因。

貧富懸殊這個社會問題，雖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決，但我們可以做到的是，停止無休止的政治爭議，集中精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讓年青人感到有希望，讓他們有拼搏向上的機會和動力，這才是政府及在座議員應該正視的問題。代理主席，接連的街頭運動及警民衝突的片段，令香港一躍成為國際的焦點，有部分在外國居住的人，甚至一些外國投資者認為現時香港已亂起來。近日有報道指，不少商旅客人已經取消來港的行程，甚至有撤資的行動。為了保持香港經濟穩定發展，大家必須回復理性對話，放棄激烈的行動，讓市民日常的生活盡快恢復正常，才可以重建香港在國際上的形象。香港旅遊業或會陷入艱苦期，其他關連的行業，例如零售、交通、飲食、酒店等也會受拖累，如果在短期內未能看到情況有明顯改善，這數個行業蒙受損失，實在並非香港人之福。代理主席，國際政治經濟環境複雜多變，在中美貿易戰的前景未明的大環境下，其實香港現在沒有很多"老本"可以吃，廣大市民最需要盡快聚焦經濟，專注民生，在繼續堅守自己崗位的同時，固本培元，強化香港的競爭力，放眼未來，把自己的家園建設得更好。香港現在必須重新出發，香港亦必須重新振作。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在《逃犯條例》的修訂上，政府解釋不足，諮詢時間只有短短20天，回應時亦過於專業。我亦曾參加保安事務委員會數次討論，律政司司長和保安局局長所作的回應我很多時也聽不明白。他們引經據典，講述按哪條條例應如何解釋，令人聽得一頭霧水。

在宣傳方面，政府沒有利用宣傳機器，解釋修訂條例中的一些精髓。當局連"懶人包"也不敢發出，原因是害怕"懶人包"太過簡單，無法解釋修訂條例的內容，結果公眾繼續有很多疑問。坊間的反對派見此為大好機會，利用政府解釋的不足，發出各種不同的報道，因為他們無須負責任，所以便可利用不同角度誤導香港市民和青年人。

回顧今次政府提出的法例修訂，主要目的是處理陳同佳台灣謀殺案，以及堵塞現有法律漏洞，但經過立法會事務委員會討論後，也未能釋除大家的疑慮。再者，我們本可成立法案委員會跟進，但由於立法會出現種種衝擊事件，令議員沒有機會在法案委員會詳細討論法例修訂。我認為這是反對派有心造成的情況，使《條例草案》被迫直接提交大會進行二讀和三讀的程序。

在6月12日，我們看到早段的示威較為平和，但到了下午3時，已經有部分狂徒衝擊警方防線，企圖衝入立法會。我當時從電視畫面看到，3時多已有很多暴民企圖衝入立法會，警方當時沒有預計這突然的行動，所以向後退。我當時十分害怕，因為大樓內有8位立法會議員和大量職員，也有很多警員。如果當時情況失控，這些狂徒打破玻璃衝進立法會，大家試想象會發生甚麼情況呢？有多少人會受傷呢？

有些政府高官甚至說看不到有狂徒進行襲擊，我不明白有些人為何可以違背良心，說出這樣的話，而這證明大家已經出現不理性的情況。

這些事情是否我們想看到的呢？昨晚又有一群示威人士前往警察總部，進行包圍行動，他們連一位上班的警員也不放過，要不禮貌對待他，甚至有些人誣衊該警員挑動示威人士。

特首、律政司及保安局局長早前已分別親自向市民道歉，但事情未見緩和，致令各級官員十分沮喪。

仇警的情緒升溫，甚至禍及警員無辜的家人。

警務人員在醫院執法，為何會被醫護人員辱罵是狗呢？

我希望大家思考一下：我們是否容許社會繼續如此撕裂下去？

然而，由於6月份的行程已預訂了酒店、機票，所以要如期出發，但繼續下去，我很擔心七八月份的情況。商務旅客方面，我看到有部分旅客已經不來港，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在不安全的情況下來港洽談生意，寧願減少來港，而以往來港逗留數天的，現時也只會逗留一兩天。在自由行旅客方面，我們看到6月份酒店旅客已出現下跌的情況，入住率下跌約5%，而整體收入亦下跌10%，這可能顯示事件正逐步影響經濟。

有時候，不單旅遊業的酒店、旅行社受影響，包括物流、交通、娛樂、景點等也會受影響，這是一種漣漪效應。我記得在2015-2016年度時，曾因"驅蝗行動"而引致旅客人數下跌，當時的失業率上升了0.1%，而香港整體零售業的業績亦連續20多個月下跌，旅遊業與香港社會是息息相關的。我認為香港立法會是一個論政、論事、論法例的焦點平台，如果議會內繼續出現不理性的行為，將難以處理各項議題。現時我們看到整個議會開始對人不對事，無法解決社會上的問題。昨天，我們看到郭榮鏗議員與梁美芬議員對罵，我認為大家也有情緒，這已經變成不是論政、論事的地方。

如果這樣下去，對本港吸引海外資金——不要說吸引海外資金因為可能會有資金流出——這對香港整體經濟是否有好處呢？因此，我認為繼續勉強開會是沒有意思的，大家只是在互相對質，甚至有些議員會利用這個平台表達政治訴求，讓支持者看到，但他們實際上並不想議政和解決問題。

開宗明義，我支持張華峰議員這項休會待續議案。代理主席，踏入今年6月以來，政治陰霾一直籠罩香港。立法會但凡召開任何會議，都會被那些喋喋不休的議員，干擾會議進行。例如我參加的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有些議員在發言前會先喊一句口號"某某下台"，然後才發言，我不知其所謂。

主席，我身為與中區軍用碼頭相關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主席，我想藉此機會向香港市民，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市民說清楚這件事。我先從歷史說起，在上世紀港英政府管治的時候，現時的駐港解放軍總部是駐港英軍總部，當時稱為添馬艦。添馬艦的北面是海傍，設有泊位，軍艦船隻可以直接停泊在添馬艦，即現時駐軍總部的北面。在1994年，中國和英國就香港軍事用地未來用途的安排互換照會，當中訂明英國國防部須將香港的軍事用地交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這不單是英國政府與港英政府的協定，更是中英兩國之間的協定。當時，因應香港的發展需要——現在大家看到，駐軍總部外興建了中環繞道，現在稱為龍和道——故此駐軍總部北面沒有碼頭，因為水域已經外移。由於駐港部隊需要有碼頭，所以當時已有默契，特區政府會在龍和道北面為駐港部隊重建一個碼頭，佔海岸線150米。由於碼頭上的設施是駐港部隊所有，屬軍事設施，所以要有守衞。然而，這個碼頭並非連接駐港部隊總部，因為它跨越了龍和道，所以兩者的位置並不相同。香港實行"一國兩制"，需要由香港立法保障駐港部隊的需要，故此必須透過立法訂立相關法規。

談到駐港部隊，回歸22年以來，駐港部隊軍紀嚴明，在廣大市民心目中的形象是非常高尚的。

主席，首先感謝張華峰議員昨天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提出休會待續議案。鑒於《逃犯條例》所引申的風波和近日多場大型社會衝突，社會上很多事也似乎會一觸即發，所以是時候讓大家"停一停，想一想"，給予不同人士空間想清楚，思考香港未來應如何走下去。主席，經過6月12日及前後因《逃犯條例》而引發的連串風波，包括市民大規模上街、示威者與警方的衝突，最近兩星期亦發生了包圍立法會、政府總部、警察總部和稅務大樓等的行動。昨天亦有示威者到各國駐港領事館請願，要求不同國家在大阪舉行的G20峰會上介入事件，向我們的國家施壓。我昨天也留意到有示威者向傳媒表示，希望各國在G20峰會期間向中國施壓，藉此造成影響。我相信對於這種情況，特區政府和特首要非常小心處理。主席，面對當前的形勢，其實真的要非常小心。

我知道特區政府在過去一段時間做了一些工夫，包括公開真誠道歉、多次承認修例工作的不足，亦有深刻反思。

我知道有部分市民仍不接受政府現時的回應，亦有其他訴求。我期望特區政府及特首繼續聆聽不同方面的意見，包括如何妥善處理警民衝突。其實整件事來得非常快，現在是6月底，但在這數星期，相信大家也感受到事態變化之大。

因此，我支持張議員今天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讓大家有更多機會進行理性討論，以及分析事件和未來工作的方向。主席，我亦希望藉此機會為警隊及其家人說句公道話。"六一二"衝突當天，我們看到很多示威者已衝擊警方的最後防線，情況非常危險。

至於警方在執法時有否使用過度武力，一般市民真的難以單憑一些短片判斷對錯。

同時，警方及其家人近日承受很大壓力，坊間亦聽到很多中傷警察的流言，似是而非。

我看到很多社交媒體湧現不少把警員"起底"的行動，網民說要好好"招呼"他們，甚至連他們的家人也不放過。警員受到這些滋擾，對他們而言非常不公平，特別是他們亦因擔心子女安全而承受很大的心理傷害。我亦留意到昨天有新聞報道指在醫院警崗執勤的警員遭受粗言對待，這些情況亦非常不理想。

我亦聽到有醫護人員回應時表示他們會嚴肅處理，因為即使是普通市民也不應受到不禮貌對待。

主席，對於整件事，我只能以一個字形容，就是"痛"，而我相信不只是特首的痛。

在事件中亦有很多受傷的市民，亦有很多衝突，它是全香港的痛，全香港人也感受到這份痛。網絡上的片段有很多衝突和互相指罵的場面，也烙印在每個香港人的腦海中。我看到不單網上，我身邊亦有很多不同的家庭和群體因意見不合而爭拗，很多子女可能因這些事而與父母鬧翻，而朋輩間亦有很多不同的爭拗，市民在使用政府服務時亦受阻。如果這些問題和群體爭拗令社會繼續撕裂，我相信會令大家非常傷心。

同時，我亦希望能夠多處理民生問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特首一上任便立即處理民生工作，一方面希望撫平傷口，另一方面也希望大家能夠聚焦民生事務。

大家應冷靜下來，停一停，別讓社會繼續撕裂。

我告訴他們香港是一個自由多元的地方，他們可以表達自己心中的不同意見和想法。社會是開放的，但切忌做出一些違法的行為和行動。

我們可否多點包容，聽聽他們的看法？

坦白說，過去兩星期，立法會的運作也略受影響，上星期五的內務委員會和財務委員會無法舉行會議，積壓大量工作。陳健波議員也在席，他已表示財務委員會將加開49小時的會議，因為有很多撥款項目有待審議，全部也對香港人非常重要。每個項目也要進行討論，希望能夠盡快處理。

因此，在這段時間，議事堂內的民生工作切忌暫停。

至於政府方面，我剛才也提到司長的工作刻不容緩，很多工作有待司長處理。既然司長在席，我想特別談談全城清潔大行動。現在沒有甚麼人會關注全城清潔問題，但鼠患和蚊患問題是否真的無須理會呢？

司長，我認為一定要繼續加強處理民生工作，讓大家知道政府仍然有決心為香港市民做事。最後，主席，公道點說，我認為整體上特首及其團隊過去兩年在推動改善民生的工作方面做了不少工夫，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特首一上任便增加50億元的教育開支，而在公營房屋建屋量大落後的情況下，她亦接納大家的意見，把公私營房屋比例調整至七三比，並將9幅私營房屋土地改作興建公營房屋之用。她又推出首置計劃，讓不少年青人有機會置業。另一方面，她又落實把產假延長至14周和推動樓宇復修工作，例如"樓宇更新大行動2.0"及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資助計劃等。公道點說，特區政府其實有做事，並非完全沒有做實事。政府就《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明顯做得不夠好，令市民不滿，但特首已真誠道歉。我真的很希望社會現時的紛爭可以盡快平息，讓特首可以重新出發，加大力度，專注做好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的工作。另一方面，政府亦要重建各方的對話和溝通，多接觸社會上不同人士特別是年青人，逐漸重建市民對政府的信心。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建制派議員上星期不肯返回立法會議事廳，理由是不想繼續討論一些令香港不安的議題，亦即"送中"議題引起的爭議；但很奇怪，可能他們這星期睡醒了，便馬上想到這個議題其實也不是如此令人不安，可能主要只是令建制派不安，現在已沒那麼不安，所以，張華峰議員便提出討論這個之前令他們不安的議題。主席，現時社會出現如此重大的危機，問題的其中一個核心便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林鄭"評分已經下跌至32.8分，不僅是她任內新低，也破盡歷任特首民望最低的紀錄。董建華最低是36.2分，梁振英是37分，現屆政府的滿意度淨值是-53%。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同樣在近日進行的民調，"林鄭"評分是37.5分，張建宗是37分，鄭若驊是26.8分，陳茂波是34.4分。中大的民調顯示"林鄭"在4人之中考第一，她以37.5分領先37分的張建宗。此外，六成市民不信任特區政府。

大家想象一下，在梁振英下台時，大家當時認為香港是否可能出現一個特首的民望比梁振英還要低的呢？如果有人說會，還要在兩年左右便會出現，我想普遍香港人會認為是匪夷所思和天方夜譚。原來不是，"梁振英2.0"的說法原來侮辱了梁振英，因為這是梁振英的超強版，已經超越了梁振英，林鄭月娥的管治根本上是造成香港社會今天如此重大爭議的核心。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現時在席，而現時的民調一清二楚，政府的滿意度淨值是-53%，有六成人不信任，是歷任特首的評分中最低。還是這些都不是民意，香港大學和中大的民意研究計劃都沒有公信力，政府對自己最有信心，認為市民十分支持政府，是不是這樣呢？連"林鄭"自己也說未來數年的施政舉步維艱。民望和公信力這麼低的時候，"林鄭"政府還如何管治香港呢？無論是公務員團隊、政務主任職系，以至很多建制派議員、我們民主派議員、普羅市民，絕大部分人也極不滿意特區政府的表現，不信任政府，她還怎樣做下去呢？可是，林鄭月娥沒有履行其選舉承諾，不但沒有辭職，反而第一天走出來說甚麼呢？

"林鄭"沒有辭職，只是發出書面道歉，然後被人責罵後才出來道歉。好了，輪到李慧琼議員出場——李慧琼議員現時也在席——民主建港協進聯盟說，政府解說不足，令市民憂慮不安，林鄭月娥已經親自道歉，嚴肅回應市民的訴求，民建聯接受其道歉。

這等於一名幫兇說接受主謀的道歉，正如周浩鼎議員串謀梁振英干預立法會調查，周浩鼎議員說現在接受梁振英道歉一樣那麼荒謬。民建聯忘記了在百多二百萬名市民出來遊行反對"送中條例"之前，他們不是一直說要加快審議法案，讓法案盡快通過，維護香港法治，一直迫香港人接受"送中惡法"的嗎？這些事情好像從歷史上消失一樣。

假設她對民情的評估做得很差，6月9日有100萬人出來遊行後，她亦應該叫停吧？

她是行政會議成員，好像整個特區政府的壞事也跟她無關一樣，反面不認人。

所以，我經常讚賞何君堯議員，最少他堅持原則——雖然可能是錯的——他仍然會堅持到底，而不是在這裏好像變臉小人一樣，對嗎？第二個是葉劉淑儀議員，她也是行會成員，一直叫政府不要擱置或暫緩，她在6月14日說甚麼？

接着，她又說政府解說不足，錯判形勢。

我認為你們建制派要向何君堯議員學習，做人總要有始有終，堅持原則，這樣說對嗎，何律師？

梁美芬議員今天說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曾提出議案，指出中港要討論移交逃犯的安排，盡快達成協議。

她這樣指鹿為馬，顛倒黑白是非，她是法律學者，不懂英文也懂得中文吧，但她竟然說這些話。

加拿大籍又如何？在座的建制派中有多少人有外國國籍？

當局說探監的房間正在裝修，但裝修了1年多也不能探訪，我也不說劉霞和其他維權人士的例子了。你們現在還好意思說維護法治，還甚麼公義，所以必須"送中"，不要說笑了。

主席，其實這種"立場最優先，道理放一邊"的情況早已出現在立法會。回看本月21日的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范國威議員提出了一項議案，內容是"鑒於本年6月12日在金鐘一帶發生反對《逃犯條例》修訂大型示威活動中，有人涉嫌向示威者過度使用武力，導致多名市民受傷，而大量香港市民極度不滿及嚴重質疑警方的處理手法。為此，本委員會要求暫緩向香港警務處實施2019-2020年度的薪酬調整方案，直至政府正式成立......如果有公職人員因為遵從命令而執行工作，令市民不滿，其薪酬因而遭到削減或不獲增加，我認為這種做法應該先用在反對派議員身上，不增加他們的薪酬。

"他對我說："說不定我可找到我們國家領導人的女兒當我女朋友，然後我'一腳飛起她'。

我問他："如果這說法成立，試問在世界上哪個地方你不會犯法呢？無論你身處美國或挪威或世界上排名第一的國家，你也無法反駁完美的證據因而被捕"。

因此，我覺得政府應該汲取今次的教訓，對於任何一項條例的修訂，也要做好解說的工作，尤其是現時有很多"無名火"被人撥起。

所以，政府的解說工作存在"心魔"，無法向有能力理解的人說深的一套，對普羅市民說淺的一套。

很明顯，最基本、最想這樣做的是美國。

我想起一個有趣的狀況，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根據百科全書所述，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有4個步驟：由恐懼、害怕、同情，到配合。

很明顯，在昨晚一個集會上，有示威者要求G20峰會19個國家一起對國家主席施壓。

我不知多少次聽到同事表示，他們落區時，那些街坊如陳先生、黃太太都告訴他們一定要"硬過"，那些街坊全都走了嗎？

我已沒有說出，所謂的80萬人網上聯署是造假，這事已被揭穿，大家不要再提了，這個罪名很嚴重的，不單令特區政府陷入這種萬劫不復的狀態，更是欺上瞞下，他們向中央政府匯報了甚麼軍情？

當然是建制派同事居多，主席，我不算你那筆帳，你本身已經撤銷外國國籍，但我知道仍有很多同事如主席般，家人都是持外國國籍的，也有很多官員持外國國籍。

主席，我這裏準備了一些四川變臉的臉譜，稍後會送給建制派的同事，他們這樣變臉已經來不及了，因為他們的手法比較差劣，技巧不佳，很多時候會被揭發他們是"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張宇人議員表示，因為修訂《逃犯條例》一事，自由黨更沒有理由投下不信任票——這即是他們支持修訂《逃犯條例》——因為整個過程對自由黨來說是很重要的，政府諮詢自由黨的態度十分誠懇和積極，他說擔任議員19年以來從未遇過這種情況，所以自由黨一定會繼續支持。至於何君堯議員——林卓廷議員剛才已提及何君堯議員——他貫徹始終，十分讚賞特首上星期的表現，指她很厲害、有膽量推動《逃犯條例》，一定要通過。李慧琼議員同樣厲害，她當日明明站出來發言，指政府是根據當時台灣兇殺案的需要而修訂《逃犯條例》，亦揚言修例不會破壞"一國兩制"，所以民建聯會全力支持。

警方於6月12日嚴重違例執法，違反《警察通例》。

政府可以徹查整宗事件，但不是如建制派同事所說，徹查是否有人資助整個示威活動，請不要侮辱站出來的市民，真的不要侮辱他們。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事件，目的正正是讓政府檢討缺失、痛定思痛，避免日後再次發生同類事件。徹查並不是推卸責任的藉口，不是一句"有外國勢力介入導致事件發生"，便可以置身事外，你們認為習近平是傻的嗎？

主席，剛才尹兆堅議員說有議員以偏概全，其實市民也知道是誰以偏概全地批評警隊依法執法呢？其實市民近日看到很多衝突的畫面，亦看到警察非常辛苦工作，為我們守護香港。我相信很多市民也希望警察繼續努力加油。主席，我返回今天的議題。主席，從2月起，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至今已經4個月，香港從分化走向撕裂，從撕裂走向內鬥內耗，所有不論階層、背景的人也非常欷歔，難過至極。我們既為香港痛心，亦為香港前路憂心、着急。當下社會的紛亂、衝擊，極須各方正視並予以盡量平定、修復。張華峰議員所提出恢復社會秩序的議案，其實與上周提出議案內容完全不同。

反對者及後發起大規模遊行示威，提出5項主要訴求。民主建港協進聯盟必須指出：第一，我們一貫支持《條例草案》的立場不變。特區政府修例的主要目的，是為處理台灣殺人案提供法律基礎，彰顯公義，並讓香港社會與國際社會接軌，共同打擊跨境嚴重罪行。第二，我們協助陳同佳案受害者昭雪沉冤的決心不變，至今縱使《條例草案》的工作不能夠繼續，我們的決心依然不變。民建聯將繼續努力，尋求一切可行的辦法，協助受害者家屬。第三，鑒於社會環境的變化，為避免社會進一步撕裂或令更多市民因此受傷、流血，特首暫緩《條例草案》的工作，並就因而引起的社會紛爭致歉。民建聯尊重及理解行政長官將《條例草案》的工作暫緩，而政府上下已經多次表明，相關立法工作已經停止，社會各方應該冷靜，向前看。接着我也要再為警隊打氣。香港警隊一直秉持專業精神和克制的態度來遏止罪行、打擊罪行，並且不畏強權、不懼羞辱、不辭勞苦、堅守治安。他們都是香港的好兒女，也是維護法治的先鋒。即使現在他們處於艱難的時期，其間受到不少屈辱，但他們並不孤單，得到廣大擁護繁榮穩定的市民衷心支持。我們衷心敬重這支優秀的警隊。任何個別事件也不能抹煞警隊為香港所作的付出。主席，香港往何處走？其實我們首先要停止內耗，而內耗及紛亂的平復，第一步是要從加強和深化溝通開始。香港各方面，不論男女老幼及不同背景，都必須認真、冷靜、客觀、嚴肅思考及分析。回應張華峰議員這項議案，我們要"求大同、存小異"。須知道，破壞可以靠仇恨，但建設卻須年月及心血。香港是我們的家，我們不要毀滅它。

美國現正針對中國發動貿易戰，很多國家也與美國互相呼應。如果香港人——包括立法會議員——不看清楚形勢，繼續故意或無意地做一些削弱中國談判能力的事情，令中國被人"一鋪打殘"，中國和香港屆時都會陷入大災難。

警察的天職是維持香港治安，處理示威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是不能推卸的責任。

我認為這實在太過分，香港為何會變成這樣？

香港人的良心何在？

否則，如果以同一標準對待他們，把和平、溫和的示威人士也視作壞人，那就太可惜了。

有議員用其身份阻礙警方工作，侮辱警員；在議會內又不斷找機會侮辱建制派議員。

因此，我想在此為各位建制派議員打氣，特別是一些直選議員。建制派議員一定要頂着壓力，繼續做有利香港的事情，以香港的利益為依歸，繼續服務市民。這次《逃犯條例》修訂的解釋工作非常不濟，我認為政府——司長現時也在席——我認為他應領導政府團隊進行深切檢討，改變做事方式。

所以，我需要處理43項全部關乎民生的項目，當中包括醫院、公屋、修橋補路和茶果嶺隧道等，全部都是很花時間的項目。

然而，究竟有多少人真正了解《逃犯條例》的修訂？

但請大家小心，不要成為幫兇，更不要以年青人作掩護，以達致不可告人的目的。

代理主席，我本來不想發言，因為我的話往往會刺中反對派的要害，他們會因此"發癲"、怒不可遏，進而在財委會上發泄，令市民受害。不過，我認為《逃犯條例》修訂爭議涉及大是大非，而且反對派這次的反應可能不同，他們或會聽我的話，及早回頭是岸——沒有一位反對派議員在席——不要繼續做些損害立法會、香港及中國，令香港人的命運從此改變的事情，令我們日後的生活越益困難。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我完全認同張華峰議員的議案所提出，政府目前當務之急，當然是要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和採取及時應對措施，讓市民恢復正常的生活。我也十分高興有機會，藉着今次的休會辯論，向市民說真話，清清楚楚告訴市民，是哪些人一直在講大話、瞞騙市民——可惜尹兆堅議員不在席。代理主席，我想問所有泛民議員，他們是否知悉第一個敦促特區政府跟內地商討移交逃犯協議及刑事司法互助的人是誰呢？在1998年，香港出現兩宗相當轟動的刑事案件，一宗是德福花園的五屍案，一名風水師李育輝先生殺害5名女士後逃往大陸，然後被逮捕兼處決。另外一人是張子強，他在香港涉嫌綁架及囤積軍火，逃到大陸後同樣被內地逮捕和處決。當時立法會非常震驚，要求特區政府盡快跟內地討論刑事司法互助。我手邊有些文件，記得在1998年12月3日，當時我作為保安局局長，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交代與內地訂明安排，當然承諾所有安排也一如今天特區政府的一樣，要符合雙重犯罪、指定罪行、不得再移交第三國家的保障、死刑，以及一般豁免涉及政治罪行和政治迫害的保障。此外，文件第10段訂明："鑑於公眾對近日張子強和李育輝等案件的關注，亦正如政務司司長所承諾，"——代理主席，當時的政務司司長是陳方安生——"政府會盡力加快工作，以期早日與內地就此重要事項達成協議"，這是1998年11月23日發出的文件。

因此，我真的要問尹兆堅議員：誰玩四川變臉呢？李柱銘前往美國時，有否告訴美國人，他是第一個提出兼不斷敦促香港要跟內地達成協議的人？我堂堂正正，光明正大，多次前往北京開會，討論移交逃犯及刑事司法互助協議，每次回港也光明磊落地向本會匯報。

那些叫行政會議成員辭職的人，所作的全部是不公平的指責，這項修訂條例完全沒有錯誤。不過，大家均認同政府在宣傳和解釋修訂條例上，以及向市民反駁種種謊言時，工夫做得嚴重不足。說到撤回，我們看看政府當年處理《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時所用的語言。2003年7月7日，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發表聲明，表示已召開行政會議特別會議，"經過詳細商討後，基於自由黨的立場，"——是基於自由黨的立場，而非數十萬人上街——"我們決定將條例草案押後恢復二讀，並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強向市民解釋修訂案內容"。其實方針與政府現時的說法無異，予以押後並加強解釋，並無提到撤回。再看看後來接替我的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先生在內務委員會對周梁淑怡議員的說法。他接任後，在2003年10月2日表示："為在程序上落實前文所提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決定，我現確認我不擬根據《議事規則》第545條發出預告，以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內恢復該草案的二讀辯論。草案因此會根據《議事規則》第114條及《立法會條例》第94條，在本屆立法會任期完結時失效。這無異於特區政府現時的說法，即繼續以開放式諮詢解釋《條例草案》，不設時間表，亦不發出恢復二讀辯論的預告，讓《條例草案》自然死亡。這實質上表示不會重推，等同撤回，但為何當年又沒有人要求撤回呢？代理主席，今天堅持要求撤回的人根本別有用心，試圖找一些理由不斷衝擊政府部門。除了數天前和昨晚衝擊警察總部外，眾所周知，他們無緣無故衝擊入境事務大樓和稅務大樓，而此刻又有百多人衝擊律政中心。他們其實只是以撤回為借口不斷擾亂香港的秩序，使香港在國際失色，令國際社會上很多想來香港做生意或遊覽的人士認為香港是一個不安全的城市。他們的用心真的非常惡毒，撤回不過是借口，而要求律政司司長下台亦是借口。當律政司司長下台後，他們便會叫整個特區政府總辭，而所有曾支持《條例草案》的行政會議成員和立法會議員亦應總辭，然後讓泛民議員和黃之鋒接手，就是他們的終極目的。因此，代理主席，我一定要藉此休會待續議案辯論的機會向市民說清楚他們背後的陰謀。

過去兩周有大批市民和平遊行，充分彰顯香港人擁有高度自由，而人權亦得到高度保障，令香港人引以為榮。但在這些和平示威遊行過後卻不時有不法之徒聚眾衝擊政府部門，特別是警隊。他們的用心非常惡毒，知道警隊是維護香港治安和秩序最重要的支柱。他們不斷打擊警隊士氣，透過網上"起底"侵犯他們的私隱，進行網上欺凌。昨晚從電視看到的畫面令我很震驚，據說有近萬名市民在愛丁堡廣場和平集會，而我昨晚途經時親眼看到很多穿黑衣的人士進入港鐵站，原來他們要到軍器廠街包圍警察總部。我看到一名警員勇敢上班，他沒有戴口罩、眼罩，光明正大地上班，卻竟然被追打，但他無畏無懼，直視那些示威者。

我們的前同事余黎青萍女士以英文寫出一段很感人的文字，並已在前政務官圈內流傳。

李柱銘到美國告狀，但他有否告訴大家第一個要求我們早日與內地達成刑事司法互助和移交逃犯協議的人是誰？近日的示威者如同流寇般不斷衝擊各個政府部門，代理主席，我真的懷疑他們其實是否想拖垮政府，傷害整體市民的利益？因此，我懇請各位善良的市民看清楚真相，不要支持這些破壞香港繁榮安定的壞分子，亦不要參加他們的集會，亦希望各位父母管束子女，向他們解釋和平示威並無問題，但一旦出現亂象，便要盡快離開，以免他們身陷險境。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我支持張華峰議員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以討論如何解決目前的社會撕裂，令社會從近日的紛亂中回復平和，因為這個問題已不單是香港的焦點，亦是國際的焦點，備受公眾關注和討論。過去兩星期出現了多次大規模遊行、集會、示威行動、不合作運動等，部分最後演變成衝突事件。6月12日的事件中有70人受傷，當中包括市民、警員和示威者。我聽聞示威者會在未來數日繼續舉行大型遊行和示威活動，這對整體社會而言是非常大的潛在風險，亦對香港市民構成非常負面的形象。所以，我認為現在有必要盡快在議會內探討如何平息這次修訂《逃犯條例》的風波，令社會停止撕裂，回復平靜，大家共同努力改善經濟及民生，我認為這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市民關心《逃犯條例》的修訂，以和平、理性的手法和態度表達意見，表達對人權、自由及獨立司法制度的重視，這些都沒有問題，而且為社會普遍接受。不過，最近的遊行示威活動，最初大部分市民的確是和平進行，但最後竟出現混亂，甚至變成流血事件。當中有不少示威者選擇使用暴力衝擊警方的防線，我們看到他們一步一步衝擊，亦非常有規模地、有策略地去做。

最後，他們向警方表達數項訴求，當中包括撤銷暴動罪定性，以及要求釋放示威者，要求撤銷示威者的控罪。我想問，這豈不是正正衝擊香港的司法制度？

這不是衝擊香港獨立司法制度的根本嗎？怎可用暴力行為要求釋放罪犯、嫌疑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之前向記者表示，6月12日的事件形容為騷亂或暴動，是因為某些人的行為干犯暴動罪，沒有參加暴力行為的人不用擔心；他又指，當天共拘捕11人，當中有5人涉及暴動罪。

《公安條例》第191條清楚說明暴動的法律定義："如任何參與憑藉第181條被定為非法集結的集結的人破壞社會安寧，該集結即屬暴動，而集結的人即屬集結暴動"。換言之，當天集會視為暴動有兩個原因：第一，當日出現非法集結；第二，集結演變成非法集結後，有人破壞社會安寧。

香港法庭亦曾解釋怎樣才算破壞社會安寧，正如2016年旺角暴動一案中，法官清楚指出，如有人向警員投擲玻璃樽、竹枝及雜物等暴力行為，即使沒有任何警員因而受傷，但這些襲警行為已屬破壞社會安寧，並非一定要有人受傷才構成罪行。所以，我要在此奉勸年青人，不要被人鼓吹參加非法集結和暴動，不要以為戴上口罩便不會被認出、沒有事。

我認為這種手法非常卑劣，對警員的家人非常不公平。

我們希望大家對警員公平，其實警員在醫院內進行的是執法行為，幫助協助調查，並不是針對市民或侵犯私隱，我亦希望市民看清楚為何醫院內需要有警員駐守。一直以來，香港警察整體上的表現非常出色，令香港成為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之一，實在有賴警隊多年來的付出和貢獻。我在此感謝每一位警務人員，同時亦希望大家為他們打打氣，幫助並支持他們為香港執法。至於有市民質疑警方當天是否使用合理武力，我認為現有機制可以處理。

多名人士，當中包括長者和孕婦因此感到不適，要送院治理。

所以，在這裏奉勸示威者，不要再以這種卑劣的手段來對付香港警察。昨晚有大批示威者再到灣仔圍堵警察總部，他們再次以鐵馬堵塞出入口，我看着電視直播感到非常心寒和心痛，亦非常擔心裏面每位警員的人身安全。試想想，用鐵馬圍堵警察總部出入口，如果裏面發生火災或有其他事件發生的話，他們的人身安全誰來保障？消防和救護人員無法進入，是否要跪下來求示威者才可以進去呢？在警察總部外面不斷有示威者噴漆、擲雞蛋、用激光照射警員的眼睛，他們用甚麼手段來侵犯別人的人權呢？我很擔心這種挑釁行為會形成風氣，我很擔心這些挑釁行為會不斷衝擊香港法治，我在這裏嚴正譴責這些非法行為。這些非法行為不會因為這樣而停止，現在亦有示威者在圍堵律政中心。我希望市民和示威者可以保持冷靜、保持理性、保持人性，不要再用暴力衝擊，不要因為他們的無情造成任何人命傷亡，我認為香港沒有人想看到這個情況。

衝擊法治的，正正就是這批示威者。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張華峰議員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
代理主席，《逃犯條例》的修訂的確引起社會重大爭議，特首亦已就此事道歉，並承諾暫緩處理《逃犯條例》的修訂，亦明確表示沒有任何重推時間表。事實上，事件已終止並告一段落，社會不應繼續在這個風波上糾纏，特區政府在今次事件中解說工作不足，亦須作出深切檢討。我承認市民受這次風波影響。我明白有些市民可能至今仍然怒氣未消，市民如有意見，我明白，大家亦須尊重。不過，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繼續在這個所謂《逃犯條例》的風波上糾纏，大家的怒氣便更難清除，社會亦更難復原。代理主席，其實在外間，很多市民也向我表示因為這次風波，造成他們家庭內兩個世代之間的撕裂。如果事件繼續升級，可能會嚴重影響這些家庭的關係。我亦想指出，爭議只是一時，但關係是一輩子的，我希望香港市民可以想一想，如果我們繼續就這個風波糾纏，繼續令衝突和矛盾升級，這樣不單會影響社會，更會嚴重影響個人、家庭及朋友層面的關係。

這就是我剛才說爭議只是一時，但關係是一輩子的原因，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思考當中這方面的問題。代理主席，香港一直以來是個國際金融中心，全世界有大量外資把許多資金存放在香港。

如果外國機構或外國政府接收到的是另一種信息，即香港進入了一種很混亂的狀態，社會完全不穩定，長遠來說，也會影響外國投資者或企業在香港駐扎的信心。事實上，我們明白示威者當然可以向外國機構表達意見——我亦須清楚表明，我們絕對不認同任何外國政府介入香港或國家的內部事務——不過，我們要小心在這個行動或整個發展的過程中，可能難免傳遞了某些信息，最後予人的感覺可能是香港進入了一個不太穩定的狀態。我們現在可以見到，近日的確在短期內出現了兩次包圍警察總部、入境事務大樓、稅務大樓的情況，甚至今天有人發起包圍律政司辦公室等。其實，如果將這一連串行為加起來，很容易會被演譯為另一種信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其中一個重要性，當然是有很多外國投資者把資金放在香港。老實說，如果我們做出某些行為，而別人接收到的信息是香港進入很不穩定的狀態，這樣很可能會影響香港整體的經濟表現。所以，我希望香港社會公眾可小心注意這一方面。

事實上，如果一些外資機構在香港投放大量資金，並有很多外派員工在港，他們也希望香港可以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這也是重要的。

事實上，我們再三重申，我們不認同外國政府嘗試干預香港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或干預國家的內部事務，但香港在經濟層面的溝通方面，的確與國際有很多聯繫，在經濟方面有很多經貿往來。

我希望特區政府聽到我對這方面的意見。代理主席，關於這次風波，我不得不提——很多建制派議員今天亦已指出——警察在這事件中是很大的受害者。由於最近發生了一連串的衝擊和包圍事件，警方的士氣可能低落。原因有很多，我們看到很多人不單對警方作出言語上的挑釁，在網上也看到有個別人士甚至向一些小朋友灌輸有關警察的負面信息，刻意把警察說成是壞人，更甚的是公開警員及其家人的資料，然後呼籲其他人作出騷擾。這已經完全超越了香港人的道德底線。這種欺凌實在對警方絕對不公道，也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代理主席，我留意到最近兩次包圍警察總部的事件，以及有議員同事剛才特別提及在昨晚警察總部遭包圍期間，曾經發生警員在上班途中被示威者追打的情況。我相信一般市民看到這種場景，即看到示威者追打警察或發動大規模行動，包圍警察總部，向警方施壓，甚至威脅作出各種攻擊，在很多人眼中，這些行為都是嚴重衝擊香港法治。我亦想提醒大家，其實香港警察負責的工作不單是處理示威和抗爭，香港警察還有很多其他工作要處理。危急的情況、救援的工作、維持社會秩序和治安，這些全部都是他們的責任。如果某些人嘗試將矛頭指向警方，然後作出各種欺凌行為，打擊警隊和警隊士氣，最終受害的是整個香港社會。所以，我真的希望香港市民能夠明白，現時有部分人嘗試挑動這種矛盾或對警員作出衝擊，長遠而言絕對會對香港造成嚴重傷害。代理主席，我還想提出，昨天有同事用上一些令人難以接受的言詞，包括"奴隸"，甚至說一些抹黑建制派同事的說話，例如"人格卑劣"等的人身攻擊。

代理主席，其實在這種氣氛之下，要我們在會議席上商討所謂民生事項，能否得出甚麼好結果？最近在多個立法會不同委員會上，我們也看到有同事在討論民生事項時仍然不斷借題發揮，繼續把焦點放在《逃犯條例》的風波上。有同事說"樹欲靜而風不息"，看來真的有點矛盾，依然繼續在當中發酵。

我相信真的要讓議會停一停、靜一靜，讓香港社會可以重新出發。事實上，如果我們不想辦法令社會上這個矛盾降溫，讓大家復原，而是再繼續讓矛盾升級，恐怕在香港社會內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政府與市民之間的關係及所有人之間的關係，不單也會受衝擊，關係甚至難以復原和修補。我覺得這對香港而言是最重大的損傷。所以，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夠支持張華峰議員的休會待續議案。

如果我們繼續讓這個風波和矛盾升級，只會令香港所有人之間的關係難以修補。所以，我支持張華峰議員今天提出的休會待續議案，這是一個姿態，是要告訴社會，希望社會能夠回復平靜，重新出發。

事實上，大家也知道，如果這項休會待續議案獲得通過，意味着本來會討論的議項，包括大家非常關注的解放軍軍事碼頭，以至傳召鄭若驊及不信任政府的議案將不獲討論。各位，我形容這是"斬腳趾避沙蟲"。

相比"林鄭"，我至少覺得司長願意聆聽究竟發生甚麼事，究竟怎樣才能夠解決眼前的困局？

司長可能會問，現時的亂局是怎樣造成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不可以當甚麼事都沒有發生。

我們或許可以用這10多分鐘發言時間，嘗試好好整理一下。在過去一兩星期，無論大家持甚麼立場，讓我們想想在這過程中政府有多少不足，政府做得有多差，然後才造成今天的局面。由100萬人遊行開始，大家已經不會質疑遊行人士的數字，因為大家真的看到，願意參與的朋友都有一個信念，就是香港要有獨立的司法制度。我們有一條界線名為"一國兩制"，我們擔心打開缺口之後，香港人日後會否被送返內地受審？我們不信任內地的司法系統，我們感到擔心，所以出來參加遊行。在當天晚上遊行完結後不足1小時，我們看到新聞稿，說如期在6月12日直接提交立法會大會，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

在6月11日凌晨時分，我一直在附近，相信司長也知道，因為我相信司長即使未必在現場，也一定十分留意新聞，這是他的習慣，所以他至少會知道6月11日晚上是撕裂的開始。因為當晚在金鐘站，一些市民向我們求助，表示他們被警員要求一字排開，被當作罪犯般審問。

在當日的集會上，連建制派的同事也會承認很多都是和平示威請願的市民。於是，我們便會問一個問題，誰決定開槍？

你會說這是因為現場的情況。我想指出，警隊士氣低落，無非是因為高層與前線指揮官割席。特首說與她無關、局長說與他無關、局長說處長負責、處長說這是現場指揮官負責，與他無關。

她一次又一次錯過挽救的黃金機會，連道歉都要"擠牙膏"。在6月12日當天至200萬人遊行之前的短短數天，我們在此期間經歷了甚麼呢？

那種精神的拉緊、那種白色恐怖，我相信司長本人也不想看到，但最低限度政府能否讓大家有一份安心，脫離這種陰霾呢？看來還要花很多工夫。如果用司長的說法就是溝通，但大家要記得，一系列的事件現時像雪球般在滾大，由同學肺部感到疼痛但不敢到公立醫院求診，然後是懷疑有警員曾經到香港大學搜尋學生宿舍而令人大驚，以至這星期連續發生的一系列不同的事件，以及一件我不想再提的事情。代理主席，事實上，在200萬人遊行之前，政府有足足一星期的時間，她沒有理由不明白，我亦相信有人曾苦口婆心勸這個如此強勢又"好打得"的林鄭月娥。

我希望那位同事這樣說只是一時之氣，因為那位同事是個真性情的人，經常都是想到甚麼便說甚麼。我不想看到所謂暫緩一兩個月後，又再提交上來，因為現時的撕裂正在發生，政府是否能夠給群眾及現時不滿的香港市民一個更清晰及看得見的交代？

我們看到的是，無論你的政見或光譜的位置如何，甚至你是支持政府也好，你都會擔心學生，這個情況我們是看到的。現時這個結放在眼前，要把它解開，而解開這個結有很多方法，老實說，這並不應該在這項休會待續議案提出來討論，因為正如我在發言開首時所說，這項議案一旦通過，接下來有很多情況都不能夠跟進。這並非一個好的場景，但最少我想在這個時空能夠與司長直接對話。現時其實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以還原事件的真相，了解當時警方哪位高層下決定，令前線要面對這壓力？或許也可看看整件事的走向是怎樣的？除了透過"擠牙膏"方式回應是不妥當外，而政府亦已就此道歉，但為何公眾不接受呢？是否應該以史為鑒，再想想如何走下去？最重要的是，為何在雞蛋與高牆之間，雞蛋在如此脆弱的情況下仍然要堅持己見？高牆有的是你們的權力、你們的制度及裝備。但是，雞蛋仍繼續發聲，而雞蛋的要求或訴求是很卑微的，也就是你們撤回這條惡法；你們不要把"六一二"定義為暴動；你們協助追究當時警方有否濫用暴力，令一些市民能夠脫離白色恐怖。

司長或許也知道，我經常形容在場的市民或到不同地方遇到的市民為"手足"，手足的意思是甚麼？手腳流血，我們會痛，我們真的很擔心。我們一眾民主派議員，雖然很多都曾去過前線，但是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

村上春樹有一句說話是這樣的："高牆與雞蛋，我們永遠站在雞蛋那邊"；但對於這次的運動，我會多加一句：我們站在雞蛋前邊，保護雞蛋不要破，保護我們的學生，保護我們的年青人。事情發展到這一刻，其實已經令人很心酸。正如我在發言開始時所說，解鈴還須繫鈴人。現時"林鄭"不敢出來回應，或許以她的性格，無法接受一個這麼大的挫敗，但"有錯要認，打要企定"。連日來，建制派同事都幫她擋了不少，為何她不可以走出來，正正式式一口氣、一次過把事情做好？我們不想再看到多一位手足出事、不想再看到多一位手足流血、亦不想再看到多一位手足受傷。連日來，我相信我們的議員同事都很疲倦，大家已經習慣這種生活。很多時候，我們都嘗試努力化干戈為玉帛，但我真的很擔心，這場運動日後會否有一場大干戈呢？我們不能將之化成玉帛，所以，我們希望司長想想方法，雖然這並非一個最好的場合，但我相信他是用心聆聽的，好嗎？想一想，"度一度橋"，不要讓它自然地發生，不要以為不回應，等待群眾自己出錯，運動瓦解便算數。這是一代人的裂痕，一代人的撕裂，是需要繫鈴人林鄭月娥去處理的。

代理主席，這個議會充滿謊言和虛偽。

不過，依我看來，他們根本是想休會，因為接下來要討論割讓中環海濱作軍事碼頭的附屬法例，而有關附屬法例以"先訂立後審議"的方式處理，所以一旦流會，無須表決便自動生效，中環海濱這幅土地自動送給解放軍。

處理台灣殺人案是初心？

是將台灣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有少許普通常識的人也知道，台灣政府怎會容許根據以這樣的法例進行引渡呢？台灣容許以這項法例進行引渡，即是承認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還說大陸的司法制度的國際排名十分高，請不要笑壞人。面對這樣的情況，香港市民可以怎麼辦呢？

我要為我們的下一代喝采，我也估計不到他們的反應如此強烈。

我們民主派在議會裏根本是任人魚肉，我們代表大部分市民，但我們只佔少數議席，他們數夠票便通過，次次如是。

你們有自由意志嗎？

沿途示威群眾全部讓開，完全沒有人阻擋救護員，消防處也發了新聞稿，表示沒有示威者阻擋他們。

我事後才知道，原本消防處的救護車要求警方協助，希望能夠駛進去，根本從來沒有問題。我當晚護送所有病人上救護車後，仍然有救護車可以駛進去，不過那輛救護車是聖約翰救傷隊的，不是消防處的，我估計警方沒有不准它駛入，其實根本可以進入。過去多次在示威現場，示威者都是"紅海式"讓路，讓救護車和救護員通過，每次如是。我剛才從律政中心那邊回來，人數較多，佔據了一半下亞厘畢道，但群眾在指揮交通，兩邊的交通仍然暢順無阻。

如此和平、高質素的示威者，你們卻嘗試用謊言抹黑。當晚若非我和郭家麒議員恰巧走到那裏及時帶救護員到正門，警方隨時繼續戲弄他們，讓他們等候個多小時，然後便說示威者阻撓。

最近我看到一個網民說得很好，他說得很清楚："當然要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警方，行得正，企得正，怕甚麼？除非'身有屎'。"這便是你們最常用的語言，聽聽吧！

對於第一項元素，即休會，我不明白為甚麼要有這項安排。

及後的重要議程項目包括對政府的不信任議案，以及很多市民關心的海濱用土地撥給解放軍使用的安排等，這些議程項目應在議會中得到正常和充分的討論。

不過，我想強調，對於張華峰議員提出的議案內容，我是贊成的，即要盡快平息目前的爭議，令香港人可以回復正常生活，我認為是應該這樣做的。然而，所採用的方法必須是積極處理問題。我們現在面對很多矛盾，"解鈴還須繫鈴人"，政府必須積極回應市民的訴求，這樣才能真正令香港當前的問題得到平息。代理主席，我們現時面對兩大矛盾，第一，是政府與市民之間出現很大對立，市民基本上已不信任政府，政府的民望下跌至回歸以來的最低點，這點大家都非常清楚。這個矛盾之所以這麼強烈，簡單來看是因為市民反對修例，但政府卻堅持修例。政府不單堅持修例，還要利用一個由不公義制度得來，對整個政府決策的絕對控制權，可以說是無所不用其極地加快通過修訂。

具體來說，這個矛盾還出現在數方面。首先，市民憤怒的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政府沒有堅守"兩制"。"一國兩制"十分重要，但很多時候，內地只強調"一國"，以"一國"優先於"兩制"。

可是，這次修例的安排，令香港市民可能曝露於"另一制"的法治制度下，而這"另一制"的法治制度是很多市民也沒有信心和擔心的。對於市民沒有信心和擔心，難道政府未能體察嗎？為甚麼一定要這樣通過這項法例修訂呢？這是很多市民不理解，而且感到憤怒的。另一令人感到憤怒之處，或是導致不信任的原因，就是當局以一宗港人在台灣殺人的案件作借口，推動一項更大範圍的修訂。這項大範圍的修訂，令很多人擔心，甚至外國投資者也擔心，外國政府亦擔心他們在香港的僑民會受影響。

很多市民也認為這只是一個借口，因而對政府的誠信產生很大的懷疑。如果這個問題未能解決，而當局連誠信也被懷疑的話，政府如何可以有效管治呢？同時，不幸地，市民不再信任議會。議會在這次事件中未能發揮有效平衡，我們未能做到check and balance。議會在建制派全力配合下，我們無法制止一些不受市民歡迎的政府施政順利通過。在這次事件中，我們看到在中聯辦一聲令下，整個建制派便全部歸位。大家看到"一國兩制"的削弱已是昭然若揭，這情況大家有目共睹。對於今次問題的嚴重性，市民並不是隨隨便便......
蔣麗芸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蔣議員，請你停止發言。根據《議事規則》，議員發言的內容不得意指另一議員有不正當動機，而發言內容亦必須符合《議事規則》的規定。若議員想回應其他議員的發言，可按下"要求發言"按鈕。

代理主席，我相信我剛才所說的，並非我一個人的意見，是市民看到的整體現象，大家亦有這個看法。
蔣麗芸議員，請你停止發言。蔣麗芸議員，請停止發言。

請各位議員返回座位，保持冷靜。

代理主席，我們看到市民對這些矛盾感到非常憤怒，所以市民一次又一次的示威請願。更大的問題是，政府即使看到100萬人示威，仍然不聽民意，再加上當局對警方的維護，大家亦感到大有問題，繼而進一步激起200萬人上街示威。政府在處理這個問題上犯了一連串的錯誤，這是當局要認真反省的，如果當局僅表示在過程中有所不足，我認為未能反映當局有認真和深刻的反省。此外，在是否撤回修例這問題上，當局亦說得不清不楚。

第二個矛盾是警方與市民之間的矛盾，這是在事件發生後衍生的問題，但至今已成為一個重大問題。警方在過程中使用過度武力，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警方亦埋怨在某些情況下，有個別警員遭受不禮貌對待或阻礙等，甚至影響他們的服務。我們要明白在當前情況下，警方夾在政府與市民之間，警方為要執行政府的一些命令，因而處於一個很困難的局面。第二個問題是，警方在處理過程中不需要使用過度武力，過度的武力是不應出現的。

我認同一些建制派議員的說法，即不應"一竹篙打一船人"，因為我們看到很多警務人員其實也是守規矩的。

如果要分辨的話，便應正面處理，而調查便是最好的方法。有關調查不會單單調查警方，可以調查整件事的起因，以及過程中各方面的處理方法。

警方在維持公眾安寧上，必須得到市民的支持才能把工作做好。當市民不信任警方時，他們很難做好維持香港治安的工作。事實上，這是香港過去在19世紀時從英國學習的傳統，這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則。就着我們當前面對的問題，究竟應如何解決這個深層矛盾呢？

第二，在警隊問題上，有需要好好進行一次調查。

實際上，這已是沒有意義，當局應該把責任歸於每個人的參與上。因此，我認為在回應市民的要求時，當局可以做得更加積極。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要長遠解決問題，便必須先考慮目前這個制度，因為這制度不能夠持久。由於現時的選舉制度並不公義，權力也不公義，所以遇上嚴峻的情況時，政府無法透過制度有效得知政府的問題所在，以致連矯正問題的能力也沒有。

不論是警方也好、市民也好，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克制，每個人也要和平處理事情。警方由於濫用武力，所以失去了道德高地，如果市民濫用武力，同樣也會失去道德高地，這是大家易於理解的道理。我希望現時的民憤和矛盾可以得到真正平息，現時的問題需要多方努力，我希望政府會聽到這個聲音，而政府應該擔當首先走出來擺平問題的角色。

蔣麗芸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代理主席，我想葉建源議員澄清。他剛才說一定要調查，我想問他有關調查範圍。我根據《議事規則》第39b條，希望他澄清有關調查範圍，是否包括呼籲罷課、強迫學生出去遊行的教師。
葉建源議員，你是否願意澄清？
代理主席，第一，這並非事實，並沒有教師強迫學生出來遊行。

我亦認為在議會內，如果大家這樣進行辯論，便會改變我們整個辯論方式。

我收到很多家長投訴，是有名單的。

蔣麗芸議員，請你停止發言。

代理主席，我今天不提出"小孩子的問題"。

當中的背景其實有否改變？

今時今日，張華峰議員提出休會待續議案後，我們聽不到有任何建議可以解決他提出的問題，能夠令社會回復正常秩序。簡而言之，主席，就這方面，我敢說我們有200萬上街的朋友已經對政府失去信心。司長，如果你之後有機會回應，我希望你說說除了空談之外，有何辦法令香港市民恢復對特區政府的信心呢？我們提出的5項訴求，主席，很抱歉，請恕我"老人家"長氣重複一次："林鄭"下台、撤回條例草案、不要把事件定性為暴動、成立委員會徹查整宗事件，包括警方有否濫用武力，以及不要濫捕市民。這5項訴求十分清晰，政府會如何回應？我們不是無理取鬧，真的想解決事件，我們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學生組織、有普通市民，當然，有些人雖然沒有上街，但不等於他們沒有表態，但司長可否把這5項訴求清晰地帶回政府團隊？立法會現在成為磨心，建制派和反對派議員每天都提出規程問題，不論是口角、辯論或"開火"，所說的其實都不能達到張華峰議員提出休會待續議案的最重要目的。今天有這個大好機會，不論大家是互相發泄情緒或怎樣，政府可否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回應我們的5項訴求？

在這個時候，我們是否要清楚告訴市民，香港發生了甚麼事呢？在"六一二"之後，特區政府如何回應我們非建制派、民主派的朋友，以及200萬上街的市民，政府如何回應這5項訴求呢？

但是，今天香港已經由我們很熟悉的地方，變為很陌生的世界。香港的確到了臨界點。

政見已經取代了事實，又或者應該說，很多人因為政見而選擇性地聆聽和觀看自己想看到的事實。除了政見取代事實外，群眾運動亦取代了法治。人數多就可以改變行為合法還是非法。情緒主宰了理性思維，只要激動、想追求、滿有熱情，就可以甚麼都不想，不需要講道理。張超雄議員剛才在此大義凜然地說，他如何身處包圍警察總部的場合。他大義凜然地告訴大家，現場全部是和平的示威者、警方如何不對、如何說謊。昨晚發生甚麼事，大家從電視熒幕看得非常清楚。

今天無綫電視新聞播放了整段片段——不是剪接的片段——他在門外被一群人包圍、腳踢、追打，要走上一條停止運作的扶手電梯，跑到一個角落，拿起地上的"雪糕筒"及窗刮，因為下方還有一群人群情洶湧的追着包圍他，有人向他擲雞蛋，有人繼續用雷射燈照射他的雙眼。然而，由昨天到今天，有些人竟然說一位便衣警員假扮示威者，用鋤頭嘗試打開警察總部的鐵閘，以及煽動示威者作出衝擊的行為。

當時示威者清清楚楚對他說，他們扣押警車和警員作為籌碼。

"這與張超雄議員剛才說的完全相反，摩西在哪裏？現在就"聲大夾惡"。

我想說的第二點是，現在有些人以摧毀法治的方式來追求未來的法治社會，這是神的邏輯。現在他們不斷說要釋放當天被捕的示威者，撤銷控罪。

是否有人襲擊警察？

在1970年代，2,000名警察包圍廉政公署總部，港督麥理浩看到危機，果斷答應特赦。

《基本法》第四十八條規定，行政長官可"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

我不知，亦不會猜測，我只可以說，她要求行政長官這樣做是違反《基本法》，亦違反香港的法治精神。今天有人圍堵律政中心，向律政司司長施壓，究竟我們追求怎樣的香港？他們說大力追求法治，但現在卻不斷破壞法治，破壞市民的自由，然後說是為了我們好，為了香港將來的法治，為了香港的自由。我想說的第三點，是最近鬧得熱烘烘的醫護和警察關係。

稍為認識香港法律的人也知道，過去急症室一直設有警崗，第一，可以幫助市民；第二，一如以往，當急症室裏有可疑的病人或傷者，例如殺人犯、受槍傷或刀傷的金行劫匪、黑社會仇殺受刀傷，到急症室求診，傷勢有可疑，身為警察，要防止罪案、偵測罪案，當然要加以理會。有罪犯到醫院，警察可以不予理會嗎？

醫院管理局、陳沛然議員或李國麟議員是否可以公開告訴醫護人員，即使個案未成立，但若發生這類事情，大家要冷靜，不要罵警務人員是狗，也不要取走警務人員的椅子，說不是給他坐的？

所以，我今天支持張華峰議員的議案，因為香港社會的確病入膏肓，大家現在的確需要冷靜下來，休息一下。
主席，多謝張華峰議員提出休會待續議案，希望我們可以就着如何盡快恢復社會秩序，讓市民回歸正常生活，作出辯論。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觸發點是台灣陳同佳殺人案，政府希望將疑犯繩之於法，還死者及死者家屬一個公道。台灣殺人案並非孤例，保安局曾指出，目前至少有11宗案件，因未有長期引渡協議而不能移交逃犯，當中有3宗外地兇殺案涉及港人。由於法例存在漏洞，以致回歸22年來，未有一宗成功移交個案。因此，政府提出修訂《條例》，堵塞法律漏洞，讓個案式的移交逃犯工作變得切實可行，我認為其初衷和目的，其實並無不妥。當然，自從政府提出修訂《條例》後，社會和我所屬的業界均對修訂《條例》有不少意見。我的業界最關注的，是《條例》的修訂對香港現時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創作自由可能會帶來影響，特別是現時不少業界人士在內地從事文化藝術創作，與內地合作舉辦的文藝活動也甚常見，電影界更已北上投資和工作多時。他們擔心中港兩地制度存在差異，會因為對內地體制的不熟悉而誤墮法網，過去的創作亦會被追究，可能會遭引渡到內地審訊；他們更擔憂的是會因此造成寒蟬效應，長遠窒礙香港的文化藝術發展。亦有業界人士擔心內地政府會以非政治罪向他們作出政治檢控，人身安全沒有保障。針對業界對言論自由和創作自由的關注，政府在我舉辦的諮詢會、回覆的信函，以及在保安事務委員會也作出了回應。經過律政司和保安局的詳細解釋，部分擔憂或可釋除。然而，一些社會人士及業界人士仍然對《條例》的修訂有所保留，當中更多是源自對內地司法制度的懷疑，對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缺乏信任。政府亦未能就修例的急切性充分說服所有人。當政府準備直接把有關《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恢復二讀後，香港先後出現了多次大型遊行示威，在某程度上，這代表了不少市民對香港非常關心。但很可惜及不幸，在6月9日大型遊行之後的凌晨，暴力行為開始出現，在緊接的立法會會議日期6月12日當天，更有示威者重演佔領行動。

事實上，我本人和數位同事及多名議員助理當時仍身處立法會大樓內，部分示威者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投擲磚頭、鐵枝、鐵馬，一度嘗試衝入立法會大樓，其後我們接獲立法會保安的緊急通知，表示警方的第一度防線已經失守，大樓有安全風險，希望我們立即撤離，有些同事和助理表現得惶恐不安，我個人的感受是跟處身在暴動之中並無分別，而電視畫面亦充分說明了這一切都是事實。我認為警方在當時的環境下使用一定武力驅散示威者，盡快恢復秩序，實屬必要，並無不妥。在這過程中有示威者、衝擊者和執勤警員受傷，是非常不幸和令人遺憾的。事後，警方召開記者招待會，表示示威者的行為是擾亂秩序，非法集結，警方已採取容忍和克制的態度，但同時警方亦表示當時情況混亂，對於在執法過程中，媒體記者可能受到武力對待，表達歉意。然而，事件沒有停止下來，反而越演越烈，導致立法會無法如常運作，金鐘一帶更連續多天出現群眾示威活動。為了回應民意訴求，行政長官在6月15日宣布暫緩修例，透過新聞稿承認政府在工作上有所不足，向市民致歉。警務處亦澄清6月12日的整體公眾行動並非暴動，特首、保安局局長及律政司司長亦先後向市民致歉。事件至此，社會已出現嚴重分裂，我認為特區政府為了顧全大局，已經多次作出讓步及回應市民的訴求。各方亦應努力緩和氣氛，保持冷靜，避免情況向更壞的方向發展。主席，我要強調，集會和遊行示威是市民表達意見的正常活動，亦是香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舉辦團體透過參加人數表達對政府的訴求，影響政府的決定，是香港人政治參與的一種方式，亦是香港人的自由和權利，這種表達方式受《基本法》和法律所保障，而政府亦要正視市民的訴求，作出適當的回應。可是，在表達意見時，大家必須堅守法治精神，這亦是香港市民引以自豪，並需要共同守護的重要價值。主席，令人擔心的是現時有小部分示威者確實作出了一些偏離法治的行為。在6月10日凌晨，有示威者衝擊立法會，襲擊警員，用鐵枝擲向警員，令警員受傷。在6月12日，大批示威者包圍立法會大樓，故意阻礙立法會會議進行，阻礙議員履行職務，最初情況尚算平靜，示威者並無過激的行為。可是，到了下午，有少部分示威者主動衝擊，用鐵馬、磚頭及鐵枝擲向警方防線，以衝擊立法會為目的，警方在當刻也別無選擇，只能用武力擊退示威者。主席，我當時身在立法會大樓內，看到這些情況，感到非常擔心。很明顯，當時示威者的行為已經完全偏離了和平、理性、守法的原則。更令人擔心的是，繼抗爭及違法的行為後，有圍堵警察總部、政府總部和稅務大樓、堵塞道路，以致目前圍堵律政中心的行為，不單阻礙市民使用公眾服務，更嚴重影響香港的社會秩序。主席，我不是法律專家，但觀乎過去發生的事情，有些激進示威者的行為很可能已觸犯在公眾地方擾亂秩序、非法集結、襲警、刑事毀壞、普通襲擊、侵犯私隱、欺凌等刑事罪行。我明白社會上有要求寬待年青人的聲音，但我們要守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我在此呼籲青年人，大家要一起守護法治，向暴力及違法行為說不，任何參加者亦應與這些激烈行動切割，絕不應參與其中，否則不能不承擔責任。主席，香港警隊是一支專業的執法隊伍，是全世界很多地區的學習對象，香港能成為全球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警隊確實功不可沒。面對示威者的主動衝擊，在現場的警方人員有責任維護秩序，履行職責。當然，在激烈的衝突場面中，會否出現一些過火的場景，我認為警方是可以檢討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因為一些個別情況而以偏概全。在最近的一系列活動中，我注意到有人在群眾運動中，建議進行罷工、罷課，這些建議的行為當然會影響僱主、僱員和學生，甚至會影響市民的一些需要。此外，如果我們的警隊受到很多無理的攻擊、謾罵及批評，因而影響他們的士氣，導致他們在執勤工作中稍有怠慢，我相信後果會非常嚴重。主席，令局勢平和，相信是很多香港人現時的期望。要緩解局勢，各方面都有責任多走一步。政府必須在汲取今次教訓後痛定思痛，加強與不同持份者的溝通及聯繫，虛心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在政策推出前，盡力收集市民對政策的反應，盡量做到急市民所急，想市民所想；而在宣傳推廣政策方面，要做到簡明、易懂。至於社會各界，在表達意見時，也要堅守和平、非暴力及守法的原則，一起守護香港的法治精神。主席，最後我想再說出一點，G20峰會將於明天及後天在大阪舉行，其中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會面可說是峰會的焦點。中美元首會晤，能否令中美重啟貿易談判，令中美貿易戰有所緩和，是全球關注所在，對香港的影響亦會非常大。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來，對華極不友善，想方設法制約中國的發展。今次修訂《條例》的事件發生在中美貿易戰期間，而最近所引發的風波及衝突，更不幸地出現在G20峰會舉行前。雖然中國外交部已表明不會容許在G20峰會討論香港問題，但很明顯，香港有關《條例》的爭議已吸引了美國的眼球，美國甚至利用這項議題作為中美磋商的博弈籌碼。然而，部分反修例人士希望利用國際壓力，例如於不同國家的報章刊登廣告、向各國總領事館遞交請願信等，寄望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在G20峰會上向香港特區政府及北京中央政府施壓，企圖借助外力解決香港的內部問題，客觀上是充當了別國的籌碼，漠視國家利益，行為實屬極為不智，對解決問題毫無幫助，亦非守護香港的做法。

主席，我非常感謝張華峰議員根據《議事規則》第162條動議休會待續議案。主席，你也會留意到，在過去一段時間，香港社會出現嚴重撕裂，以及有很多爭拗。我身邊有朋友本來大家的關係非常要好，但也因為《逃犯條例》的修訂而有不同意見，有些戴上口罩向警察投擲物件，有些的父親是警察，於是朋友之間經常爭吵，變成仇人。我相信每一位議員也曾看到及遇到這樣的情況，聽起來好像是一件天大的事情，但其實再想一想，這只不過是把社會問題過分政治化的現象。其實，不論是青年人、中年人或長者，關心社會和時事並沒有錯，但如果令社會撕裂，甚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都撕裂，確實令人感到十分心痛，香港不應是這樣的。我留意到最近有特別多針對警隊的批評。如果大家上網鍵入"警察"兩字，基本上所顯示的大都是一些把警隊妖魔化的信息，這對警隊造成極大壓力，亦嚴重打擊他們的士氣，他們只不過是執行職務而已，為何會被人如此妖魔化呢？我最近收到一封來自我選區新界東的選民的信件，雖然我不太認同他的部分意見，不過他有一段說話，我想在此讀給大家聽："現時警民關係破裂，作為一位和平、理性的香港市民實在痛心疾首。網上流傳不少前線警員的心聲，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主席林志偉先生表示，前線警員在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後變成矛頭所向、眾矢之的，表明警察不是政治工具。6月21日發生示威人士包圍警察總部，前線警員敬業樂業，在酷熱天氣下緊守崗位，面對示威者的指責表現出專業精神，更有患上長期病患、癌症的警總職員需要使用緊急救護車服務送院，可見警務人員面對的壓力已經到達一個臨界點，甚至影響生命安全。警察和警察的家人也是香港人，這絕非香港市民樂見的情況。"然後，這位選民對我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議或對這件事提出一些意見，我再重申，我未必認同，但剛才他這段說話，我覺得有一句令我非常感動，便是警察都是人，警察都是我們的香港市民。我們在網上及示威衝突中均看到很多仇警的言論，以及針對個別警員及其家人的做法，包括在網上對警務人員"起底"、把他們的私人資料放上網及辱罵他們。我們再看看昨天包圍警總的示威，這是否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呢？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位警員上班，但卻被示威者追罵，甚至想拉着他來打，這是合理的做法、一個文明社會的做法嗎？當示威者做出這些行為的時候，他們有否想過警察都是香港人？我也許可以仿效泛民同事的說法："唉！示威者都是學生而已，年青人有時做出一些激烈的行為，是可以理解的。"不過，當這些學生、年青人做出一些惡劣行為的時候，我們的泛民同事有沒有出聲叫他們不要這樣做？

這絕對不是議員應該要做的事，亦是不負責任的行為。主席，議會內經常有一些光怪陸離的事情出現，泛民同事"有事就找警察，沒事就罵警察"。如果他們的議員辦事處被騷擾、被破壞，他們第一時間報警。

最差的是"有事就找警察，沒事就罵警察"，更將警察妖魔化，所以，這明顯是一種思覺失調的情況。當然，他們在挑動仇警的情緒後，他們也只是自作自受。昨晚，我看到郭家麒議員忽然關心警察，走到示威者面前叫他們不要衝，結果被示威者叫他"走開，不要在此拉票"。同樣地，張超雄議員上星期又突發善心說不要包圍警車，示威者對他說"走吧！

"他們過去不斷地罵警察，打開了這個潘朵拉盒子，現在才叫人不要仇警？

他們罵警察罵了那麼久，現在才叫年青人不要衝？說回《逃犯條例》的修訂，現時政府已經暫緩，特首亦已經出來向市民道歉，這件事應該告一段落。如果繼續原地爭拗暫緩或撤回這些文字內容，社會便無法再向前走，而且繼續不斷搞群眾運動，對社會亦沒有好處，例如兩天前有示威人士到稅務大樓阻礙職員上班，阻礙市民報稅或做其他的工作，這是擾民，但泛民同事有否出來譴責這些行為呢？

之前冤枉警察說警察在救護車上拘捕受傷的示威者，所有的救護員也說沒有此事，你們又說要譴責和聯署，但在事情弄清楚後，有否出來道歉呢？

廣東話有一句說話說得挺好的，便是"見好就收"。所以，如果泛民同事不能夠適可而止，不但會造成社會混亂，亦會令社會損失，他們自己也會受到影響。主席，張華峰議員的議案真的應該在現時進行討論，從而讓社會回復和平與穩定，使香港可以重新出發。在這件事上，政務司司長也應該作出反思。社會上有很多深層次矛盾，必須對症下藥。我們在示威活動中看見年青人的憤怒，以及對社會的不滿，我相信這並非單單由修訂《逃犯條例》而引起的，應該是有很多問題令市民和年青人不滿意，他們才會出來做出相對不理性或暴力的行為，亦是我們經常說的"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政府的工作要讓社會上每個群組也能感受到社會對他們的關心，而不是經常出現一些結構性的遺漏，正如在施政報告或財政預算案的措施中經常忽略或遺漏某些人，所以，他們自然對政府有所不滿。我剛才聽到司長在開場發言時說政府做了很多工作，亦針對年青人推行很多政策，例如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使他們的聲音可以讓政府聽到。不過，始終能夠進入這些機制發聲的年青人只是少數，對於未能進入機制或落選的人，你又如何聆聽他們的聲音呢？特首說要connect、即要同行、要聆聽，那麼如何解決問題呢？這是司長和整個政府也要思考的。我亦想說一些我經常說的話，也就是對年青人來說，特首說要"三業三政"，我則認為要"四業"——學業、就業、住屋置業和創業。可能特首認為上任兩年，在這數方面已投放很多資源和撥款，但有撥款和政策是否便等於幫助他們呢？此外，政府有否長遠和全面的規劃，令年青人可以在"四業"中，得到他們在付出努力後應該得到的東西呢？我相信政府內有那麼多聰明能幹的人，應該明白現時年青人需要的是甚麼。如果能夠解決社會上的深層次問題，我相信社會上的撕裂和爭拗也能夠一一解決。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剛才非常留心聆聽張超雄議員一番很"真誠"的發言，他說要讓大家清楚情況，因為他當晚在警察總部現場。我想說如果有機會，大家可以把張超雄議員發言的錄音紀錄剪出來，再聽清楚張超雄議員那段"真誠"、激情洋溢的發言。

我特地叫同事在網上截取一幅圖，亦叫同事核實這幅圖，其標題為"621警總救援時序實錄，被消失的珍貴兩小時"，以此回應張超雄議員剛才有關"摩西分紅海"式讓路，警總內的人備受尊重這說法。

這是確實的時序，我希望如果這時序有錯，張超雄議員事後可以再更正。

我覺得有議員存心包庇做壞事的人，他們越包庇，示威者便越猖狂。

我們看到電視畫面，感覺還不錯，有人幫忙了解情況，希望可以弄清楚更多真相，讓下面的群眾減少鼓噪。

這些說話完全不負責任，他不是不在現場，不是沒有了解過程，卻在Facebook這樣寫，他究竟想討好哪些人？他究竟想做甚麼？他是否想鼓動那些人繼續仇警，告訴他們警察會混入他們當中，煽動他們向前衝。

市民很珍惜過去的日子，希望香港可以安寧穩定，但現在看來，有人存心撕裂香港社會，所以我希望藉着今天這項議案，我們真的停一停，想一想，究竟香港要如何往前走？出來示威的人，甚至本會的反對派議員均高舉愛港的旗幟，但他們的所作所為，是否與這相違背？正如早前示威者癱瘓稅務大樓，我們在新聞片中看到，不少示威者堵塞大樓門口，不准任何人進入大樓，他們才是控制整個局面的人。

當天召開記者招待會的議員，直至今天我仍未聽到他公開澄清究竟情況為何？

我希望所有青年人三思，前途在你們手上，不要放在那些叫你示威或向前衝的人手上。當然今時今日的政府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就以修訂《逃犯條例》為例，宣傳品如千字文般。政府當然要負責任，很多時不想寫錯字或有所遺漏，於是宣傳品能有多詳細便多詳細，但要知道受眾是未經專業訓練且非常繁忙的香港市民，宣傳品過於冗贅，市民根本看不明，讓別有用心的人有機會鑽空子，拿一幅以偏概全的圖出來，當作真相四處派發。

究竟政府可以用甚麼渠道解釋整項政策的原意、內容和理念？

日後遇到同類事情，有些人食髓知味，接二連三地用同樣手法。

這樣又再次製造危機、製造恐慌。所以我希望政府能汲取今次的經驗和教訓。

我先，我想陳恒鑌議員澄清，他剛才發言時展示了一幅圖片，我想請陳恒鑌議員澄清他那幅圖片曾否被修改？

我想問一問陳恒鑌議員，他的圖片有否被修改過的嫌疑？

當然，單看這幅圖，印出來後會否有點模糊，或究竟這是否原圖，我答不上，但我只想提出一點，究竟有沒有人拿雷射筆照射？

我剛才發言的每一句話都是事實，絕無虛言，整個過程我也在場，我看不到有任何示威者阻礙救護員。

主席，平心而論，特區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自開展以來，確有不少值得檢討的地方。

可惜，社會上各種複雜因素，特別是各種鋪天蓋地並嚴重歪曲修例工作的負面宣傳，逐漸引發各方的劇烈爭議，甚至造成社會撕裂。我相信，凡是希望香港穩定和諧的市民，不管本身支持還是反對修訂《逃犯條例》，都不願意看到這種情況。如今，特區政府審時度勢，停止了修例工作。經民聯希望社會回復安寧，集中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對於社會上仍然有人不接受政府暫緩《逃犯條例》修訂，而沒有用上"撤回"一詞，經民聯希望大家放下爭拗，不要再在字眼上糾纏，因為政府宣布暫緩修例的實際效果，就是全面停止修例工作，意味着《條例草案》會在今屆立法會任期結束後自然終結。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前指出，特區政府已經完全停止《逃犯條例》的修例工作，並且清楚表明，隨着本屆立法會任期於明年7月結束，《條例草案》屆時亦將自動失效，政府會接受這個事實。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表示，盼望市民大眾讓特區政府重新出發，全力服務市民，重建彼此間的互信，一同守護和發展香港，我們所愛的這個家。主席，香港是法治之區，經民聯尊重香港市民和平集會、理性表達意見的自由及權利。6月9日及16日兩個星期日的日間，大批市民上街遊行示威，是和平及有秩序的。6月12日，大部分示威者同樣和平理性，但我們從電視畫面清楚看到，當天下午大約3時半，確有一小撮示威者以暴力衝擊警方防線及立法會，甚至用磚頭及鐵枝襲擊警務人員，令警方不能不以武力抵禦，以保護立法會。衝突導致市民及警員不幸受傷，令人難過。這種暴力衝擊行為屬嚴重罪行，社會各界應該嚴正譴責，否則香港的法治根基會被動搖，甚至崩潰。儘管行政長官已經宣布暫緩《逃犯條例》的修訂工作，因反對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風波仍未平息。實際上，相關修例程序已經完全停止，不會在本屆立法會的餘下任期重啟。同時，特首亦已就修例引起的紛爭和政府工作的不足一再向市民致歉。社會主流意見亦期望香港盡快回復平靜，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然而，反對修例的示威者於6月21日包圍灣仔警察總部，這是對法治的嚴重挑戰。此外，本周一仍有示威者堵塞灣仔的政府建築物出入口，包括稅務大樓及入境事務大樓，對很多市民及公務員造成滋擾。立法會亦同樣未能重回正軌，內務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於6月14日及21日的會議兩度被迫提早結束或取消。從昨晚至今天凌晨，再次有示威者包圍灣仔警察總部，堵塞馬路，破壞設施，用激光雷射筆照射警察眼睛，甚至追打上班的警員。這些行為不止違法，更嚴重破壞香港的法治。更令人氣憤的是，反對派議員竟然在本議事堂為這些違法行為塗脂抹粉。主席，政府3項重要的土地發展工作亦受到影響。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議員表示，政府確認會將"明日大嶼"中部水域人工島的研究撥款項目排在本年度財委會餘下議程的最後一項。雖然財委會將於7月加開37小時會議，但在7月底暑期休會前，財委會可能仍然未能討論"明日大嶼"的相關撥款項目。同時，橫洲發展計劃的撥款項目亦在議程上押後，這對於完成橫洲第一期發展計劃的基建以興建公屋，可能帶來負面影響。發展局局長黃偉綸昨天向傳媒表示，政府原定於今年年中公布的公私營合作發展農地計劃，估計需要更多時間方可推出，理由是先讓大家放鬆和冷靜下來，待社會氣氛緩和後，才實事求是，再作推展。對於當局某些形同驚弓之鳥的想法及做法，我和工商專業界別的不少朋友都未能完全苟同。事實上，交椅洲填海計劃的研究牽涉香港重大的公眾利益。如果填海計劃可行，既有助增加房屋供應，特別是公營房屋的供應，亦可形成新的交通樞紐，以紓緩交通擠塞的狀況，更可打造新的商業區。土地共享先導計劃的一個重要目的，是把新增樓面面積用作興建公營房屋。如果處理得宜，將可達致"多贏"。上述計劃對於增加香港的土地及房屋供應，以至促進香港長遠經濟發展，都十分重要。在目前的社會氣氛下，政府當局應當更有耐心，就相關計劃向社會各界加強說明及解釋，並且回應不同持份者的疑慮和批評，藉此優化各項計劃的細節，爭取社會主流的支持，香港才可持續發展。最重要的是，凡是有利香港整體長遠發展的項目，不論難易，政府都應按部就班地努力推展，爭取市民支持，而不應貿然押後或擱置。對香港來說，過去一星期既漫長又沉重。《逃犯條例》修訂爭議引發的社會混亂持續，令人遺憾和憂心。為此，一群工程界選委和關心香港發展的工程師發起題為"懇請全社會克制、停止破壞社會秩序行為、共建好香港"的聯署行動，有關聲明已於昨天登報，我亦有參與聯署。聲明指出，尊重市民向政府表達訴求的權利，但擔心混亂再下去會撕裂社會，對香港造成更大的傷害，呼籲市民本着包容、互諒互讓的精神，讓社會重新出發，並支持警察依法維持社會秩序；同時促請政府聚焦民生、經濟，將趕急的民生項目盡快上馬，確保香港長遠持續發展。

政府的工作不應被迫停擺，相關政策措施及經濟民生項目亦不能停下來。我們希望社會各界盡快放下爭議，支持政府迎難而上，廣泛凝聚民意。倘若香港社會因為一項實質上不復存在的修例工作而陷入無日無之的政治衝突，全港市民都會被迫成為輸家。近日國際社會密切關注在日本舉行的G20峰會，尤其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否在峰會期間會晤，並重啟中美貿易談判，以達成互利協議。不過，正如不少有識之士指出，面對貿易保護主義及單邊主義抬頭，世界局勢變化難測，全球的經貿發展仍會面臨較大的下行壓力。香港是外向型經濟體系，內地和美國又是香港的主要貿易夥伴，中美貿易戰一旦持續，香港工商界難免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國際政經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貿易戰的複雜性，有可能形成如同超強颱風山竹的破壞力。事實上，我與經民聯的同事曾通過不同的渠道，促請特區政府居安思危，為社會做好各項防風措施，預先評估各種外來因素對本港各行各業可能造成的衝擊，從而擬定全盤的應對策略，務求在融資、開拓市場及減少貿易風險等方面為工商及專業界適時提供支援，特別是加強中小微企抵禦外來衝擊的能力。香港過去亦曾經歷種種困難和考驗，但歷史證明，只要廣大市民能夠求同存異，積極向前看，發揮獅子山下同舟共濟的精神，最終總能跨越障礙，創出新天。因此，我們認為，香港的當務之急是盡快放下紛爭，修補撕裂，並且聚焦於經濟發展及民生工作，以保持香港的競爭力，維護社會繁榮穩定。我相信這是大多數香港市民的心願和期盼。主席，我謹此陳辭。

更重要的是，我們一向強調要推行協調式政治。

究竟我們是想攪亂社會，還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如大家有看過議會辯論，也知道哪些議員每次都希望煽風點火，無事化大；哪些議員比較穩重，希望把社會責任肩負上身，盡量繼續向前走。

上述這兩種說法，也有可能成事。

不單為了陳同佳案，我們亦發現現時出現真空情況，假設有市民在國外被殺，而兇手回到香港，當局便無法作出拘捕。

為何我想向香港市民說對不起？因為我發現只有我們明白應修訂《逃犯條例》，而且修例對絕大部分香港人沒有傷害，問題是很多市民都不明白。

尤其是6月12日，很多學生在前線與警務人員發生衝突，最後可能有人受傷，我們更認為在市民不明白的時候，我們真的需要停一停，想一想。然而，《逃犯條例》是否對香港人造成很大損害或很多人是逃犯？

前線豬肉檔不會直接從國內申請豬隻來港，也不會有機會行使虛假文件。

我認為大家必須了解案情，我相信特首亦會把關。

怎可以說那是一場和平示威呢？

如果因政治或宗教原因而不作檢控，香港如何落實法治？另一個訴求是希望收回"暴動"定性。主席，當天8位建制派議員在場，難道他們都是暴徒又參與了暴動？只要示威者沒有參與攻擊，不是暴動者，根本沒有問題，而且香港法官會把關。

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當天遊行人士要求撤回法案、包圍警署，還是支持香港獨立？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所有人捆綁在一起，我亦相信絕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原意不是這樣。

主席，對於張華峰議員提出的這項議案，我基本上表示支持。當然反對派的同事指，這項議案是浪費時間，轉移視線，但我不贊同這說法。議案基本圍繞"六一二"事件，以及6月發生的多次群眾集會，包括近來每天發起的行動，例如圍堵稅務大樓、律政中心等，而6月12日則是立法會綜合大樓和政府總部被圍堵。就此，有人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就特首推動修訂《逃犯條例》的工作，我由始至終認為她做得恰當，原因有3個。

對於沒有與香港簽署恆常協定的地方，便會按照個案形式處理，亦會考慮《引渡示範條約》所包含的人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等。

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神聖領土的一部分。

這是另一回事，因為昨日有昨日的潘曉穎，難保明天有另一個類似潘曉穎的個案出現，亦難保後天不是由蔡英文擔任總統時，台灣的新領導人真正有良心，願意接收疑犯，難道我們那時才修例嗎？我們難以預計周邊的政治環境，但對於所有事，我們應不忘初心。

劉夢熊先生在報章表示，《條例草案》應該撤回，希望習主席一錘定音。

所以，任何的考慮，如果與香港回歸有所抵觸，便必定要讓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制定《條例草案》時，是否需要訂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領土的一部分？

兩星期前在某個星期日的論壇上，我看到一位青年人說他們不單要特首下台，更要打倒政權，這便是他們的最終目的。

"他對我說他只是呼籲老師而已，並不包括小朋友，但是否真的不包括小朋友？事實上，我們最終看到很多小朋友被召喚上街。我很不高興，因為有很多家長投訴，指小朋友不想出去，但有老師說："這是一課通識教育，你們出去學習，放心，我不會叫你們上前線，只是派發水和麵包，好嗎？

記者在金鐘問一位叫"阿強"的小朋友為何出來，他說："老師帶頭罷工，是對學生最大的影響"。所以，我已去信教育事務委員會，希望認真檢討這件事，因為老師的天職是要保護學生，任何老師也不應鼓勵學生跑上前線，跑上前線便會有危險。

相反，我是否也可批評他們受外國勢力指使？他們是否受某些人或集團指使？

我覺得值得政府好好調查和研究清楚。此外，我有一天看到一則新聞，指民陣召集人提出星期三舉行集會，他說要以多國語言讀出港人爭取民主的訴求。香港人爭取民主訴求，他為何要以多國語言讀出，想攪亂社會，想叫外國人幫忙嗎？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人爭取民主，便要在香港爭取，事實上，最重要是來立法會爭取。我想大家也記得，政府在2015年提出政改方案，為何反對派要反對？為何要令香港人的民主進程原地踏步？

其實，是否有人勾結外國勢力，大家可以研究，政府可以調查；但是，攪亂社會的行為是真正存在的。大家也記得，張超雄議員當天開會時說得很清楚，他呼籲社福界翌日一起出來"暴動"，這是他說的，接着他說不對，是"遊行"而已。但是，專家也有分析，衝口而出的說話便是真心話，所以，其心如何，路人皆見。

代理主席，我有規程問題，請蔣麗芸議員澄清，因為她剛才胡亂揣測張超雄議員的發言動機。張超雄議員已經表示他說錯話，亦已經更正，現在蔣麗芸議員不應該冤枉他，並把他的說話扭曲。

我認為蔣麗芸議員只是陳述一些大家已知的資料，並無揣測議員的動機。

問題不止是澄清那麼簡單，而是她胡亂揣測、扭曲了議員的發言。

我想問蔣麗芸議員現在是打算發言還是播放錄音？我記得主席說過，議員不可以播放錄音代替發言。代理主席，請執行《議事規則》。

大家也知道，有人在稅務局一役中不准市民交稅，這很清楚是攪亂社會的行為。有市民說他們要生活，家中有小孩和老人家要供養，不像示威人士那麼空閒，每天在玩鬧，我覺得說得非常好。

代理主席，世界各地，警察打暴徒是常見的事，但只有香港的警察被暴徒打，拳打腳踢兼用鐵枝施襲，導致血流披面。既然香港是國際城市，香港的警隊應否參考外國警隊對付暴徒的方法呢？

最後，我亦想向當局說，政府在這段時間實在太低調了，警察太辛苦了，我很希望所有政府高層的官員能一字排開，在電視機前為警察打氣，鼓勵他們。香港是一個法治社會，我們要愛我們的家，無論如何一定要維護香港。謹此陳辭。

你可以選擇是否澄清。

第一次遊行有103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反送中"；其後在6月16日，遊行規模更加大型，同樣是"反送中，抗惡法"。今天會議上多位議員、甚至部分官員均嘗試迴避問題的核心，並追究不論有否使用暴力的人士的衝擊或阻礙政府大樓辦公等行為。

甚至有人追溯至30年前的八九民運，當時香港市民聲援國內的民主運動，反對當局暴力鎮壓，有百萬人上街遊行。很多參與過那次遊行的人，也見證了香港過去30年的歷史。他們也感覺到今年6月香港出現的政治風暴前所未有，和平抗爭集會的規模亦是最大型的，而遊行均指向單一的議題，就是針對政府企圖強行通過《逃犯條例》的修訂。其實，這場風波原本可以遏止。

請大家停止發言。黃碧雲議員，你是否想繼續發言？

如果你認為這句說話有冒犯性......蔣議員，你要求黃碧雲議員收回哪一句說話？

你認為這句言詞有冒犯性？

剛才有議員說，"主席，你不如劈另一位議員的頭落地"。有關議員要求我裁決有關言詞是否屬冒犯性，所以我暫停會議。在暫停會議期間，我已翻看有關錄影片段，亦曾與相關議員傾談。我認為有關言詞不至於有冒犯性，但並不適宜在議會中使用。我尊重議員表達意見的權利，但議員同時有責任維護立法會的尊嚴。議員在辯論時，特別是在激烈的辯論當中，遣詞用字難免較為尖銳，但我希望議員辯論的質素可以符合議會應有的水平。我提醒所有議員，大家不應該或請盡量避免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彼此應該互相尊重。

蔣麗芸議員，你有甚麼規程問題？

黃碧雲議員，請你稍停。麥美娟議員，你是否有規程問題？
代理主席，我想請黃碧雲議員澄清。

黃碧雲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國內的人權標準和司法獨立程度能否保障在大陸受審的人士得到公平審訊？政府睜眼說瞎話，聲稱沒問題，李家超也說沒問題。特區政府不肯承認，國內的司法水平現在仍然落後，與香港仍有很大差距。

再者，香港回歸多年，國內在法律、法制和保障人權方面有進步嗎？我昨晚聽到一個苦主的個案，他父親在國內經商投資時遭人誣告，被捕20個月後一直未有送交法庭受審。

有些人的看法更是奇怪，以梁美芬議員為例，她認為今天的亂局源於香港教育制度出現問題，通識教育科教壞青少年，令他們以為"自己大晒"，以為人多便甚麼都不怕，可以到處衝擊。

因此，如果有人認為香港今天的局面源於教育制度出了問題、源於通識教育科出了問題，以致年輕人衝擊政府、衝擊警察總部，這必定是"斷錯症"。

我希望司長知道，歸根究底，問題並非出於教育制度......

主席，剛才黃碧雲議員錯誤地指摘建制派議員全都沒看通識教育科的相關報告，她又不斷引述我的言論，但卻沒有聽清楚我先前的發言。我發言指出，近日的激進行動，例如昨晚圍堵警察總部的行為，以及年輕人仇警和仇視自己國家的情緒，是源於我們的教育制度出了問題。

多謝主席。

最根本的問題，是香港的管治及政治制度有問題。香港沒有特首普選，香港的議會和所有政府官方平台，包括行政會議及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全都無法充分反映市民的意願。在議會中，建制派議員自恃手握多數票而橫行霸道，違反程序公義，以致民怨爆發。

我們畸形的政治制度、不民主的制度，令議會反映民意的渠道被堵塞，民意無法在議會得到正常處理。

我再說一次，我認為教育制度令年輕人走出來參與大型遊行示威，以及作出日前多宗偏激的、圍堵警署的行動，我們應檢討教育制度。我也說政府有錯，令整個教育制度出了問題。

主席，我就張華峰議員的議案發言。首先，我同意張華峰議員在議案中指出，現時社會出現嚴重分歧和持續撕裂。

那些同事說沒有言論自由，我們便正正沒有言論自由。現時，家人和朋友之間都不敢提及政治問題，以免一言不合，飯也吃不了，茶也喝不成，整個社會的氣氛非常煩悶。

主席，我很同意張華峰議員提到要集思廣益，採取有效措施和作出相應回應，令社會回復穩定平和。

當時我說我比這群偽君子真，我至今也是如此。所以，我們在這裏的發言必須真，而並非像人家那樣以"抽水"為能事。我們不怕真小人，最怕偽君子，特別是那些飽讀詩書的偽君子。

我記得我在此說過，香港工會聯合會與公民黨在大區及小區均是競爭對手，他們發言時自然會攻擊我們，而且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句批評，聽了也無需動氣。

有人大聲說："做得出就不怕認！

他們反對修例，他們的口號是"反送中"，因為修例通過以後，香港便沒有自由。為了令香港人擁有自由，他們要反修例。但是，更多支持修例的朋友告訴我，他們生於香港，但他們並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有人說支持修例，例如有議員這樣說，他們便會被人恐嚇，被人起底。

反修例人士使用這些手法，是否能夠令香港更自由？香港是否真的會更自由？是否他們有自由，但香港所有其他人都沒有自由？是否真的是"誰大誰惡誰正確"呢？

他們採用破壞香港的手法來捍衞香港的法治，透過破壞香港的法治來捍衞香港的法治。如何破壞香港的法治？

我們聽到民主黨的胡志偉議員說，政府如要釋出善意，便應撤銷所有示威者的控罪及停止搜查。即使有人因擲磚而被捕，警察是否亦應該改控他們普通襲擊罪。在法律面前，不是人人平等嗎？胡志偉議員要求撤銷參與衝擊的真正犯罪人士的控罪，是否妨礙司法公正呢？如果議員可以決定控告他們甚麼罪，香港便會變成人治社會，不再是法治社會，更會破壞香港引以為傲的法治制度。當然，我很尊重一些市民為了公義走出來，我從來沒有懷疑今次參加遊行或反修例集會的人愛香港的心。我也愛香港，但示威者拿起磚頭擲出去的時候，他們選擇了暴力而不是公義。犯罪的人的後果是，依法接受法庭公平公正的審訊，並承擔後果，而不是輸打贏要。

對法治造成最嚴重破壞的是煽動仇警。反對派及一些"港獨"組織一直將警方視為眼中釘，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想推翻政府，於是製造混亂及破壞社會安寧。警方必須維持秩序，守護法治，所以這些人不斷針對警員，煽動仇恨情緒，目的就是要限制警隊維護治安的能力，瓦解警隊士氣。我們看到6月12日立法會出現衝擊，但事實是甚麼？真的有人拿起磚頭及鐵枝襲擊警方，有片為證，絕對不可能說集會人士都是手無寸鐵、和平示威。反對派對警方打擊暴力的一些片段斷章取義並將之無限放大，他們不斷抹黑、顛倒是非。香港現時彌漫着仇警情緒，他們煽動仇警，當然會打擊警隊的威信，影響警隊的士氣，以及削弱香港社會的安全。市民應想想，充滿仇警氣氛的香港會變成怎樣？如果全部警察無法運作，不能執法，社會便沒有秩序，罪犯可以任意妄為，市民是否真的想看到這種情況？在反對派議員當中有醫學界人士，但他竟然挑撥離間醫護人員與警隊的關係，亦有醫護人員在工作時侮辱警員，令現時醫護與警員關係緊張。醫護與警隊均走在最前線服務香港市民，他們都在救急扶危。我們明白，我們當然需要保護病人私隱，但如警員不可在醫院內進行調查及拘捕疑犯，醫院便會變成很危險的地方，最終受害的是社會大眾。我們一向都知道，香港警隊是非常優秀的紀律部隊，多年來默默耕耘，維持香港的治安和社會穩定。無數國際調查告訴我們，香港警隊是亞洲最優秀的警隊，亦在全球警隊的排名中名列前茅。去年香港創下49年來最低犯罪率的紀錄，而且就全球繁榮指數和安全及法治指數而言，即在秩序和安全方面，香港名列世界第四。

主席，修訂《逃犯條例》的初心是甚麼？是為了彰顯公義，我們不想在世界各地干犯嚴重罪行的罪犯來香港逃避刑責，我們也希望為潘家和潘小姐討回公道。

我多年來跟進假難民問題，我們明知某人是假難民，濫用免遣返聲請，但香港是法治社會，有一套十分完善的司法制度。如要遣返他，他可以不斷提出上訴，甚至上訴至終審法院，他也可以申請司法覆核，然後就司法覆核案提出上訴，拖延十年八年，至今仍有萬多名假難民在香港。

今次香港完全輸了，香港輸了聲譽，香港社會撕裂，並出現內耗，元氣大傷。可是，反對派議員可能認為他們完全勝利，他們這數天發言時十分囂張，真是嘆為觀止。

今天，我們感到很可惜、很傷心，因為今天政治戰勝公義，我們輸了，但我仍然相信公義、愛、善良的力量將可帶領香港走出黑暗，重新出發。"世事豈能盡如人意，但求無愧於心"。我絕對不會為了選票而埋沒良知，放棄公義。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不知道葉劉淑儀議員何以會這樣說，她是否想藉此告訴她的支持者，讓他們信以為真，再以訛傳訛？作為前保安局局長，"第二十三條"的法案當年更是間接甚至直接迫使她下台，"第二十三條"法案的下場是甚麼，她怎會不清楚？張建宗司長稍後亦可以正視聽，告訴大家當年"第二十三條"的法案究竟是撤回、暫緩，還是沒有啟動。

我下一個問題需要張建宗回答，政府說由於修訂《逃犯條例》的初心是好事，撤回便代表其初心是錯的。

當然，有人認為示威者的行為差劣，也有人認為警察的行為差劣，我只有數分鐘發言時間，無法說清誰是誰非，所以我今天只想針對特區政府和林鄭月娥。張華峰議員提出這項休會待續議案，要求本會辯論如何處理社會上的嚴重分歧、政府如何盡快恢復社會秩序、穩定營商環境，讓市民回復正常生活。

可達到目的嗎？這根本與目標背道而馳。

因此，我們特意飛到台灣與陸委會和朝野黨派會面，問他們甚麼方案才會接受，甚麼方案不接受，他們說得很清楚。

林鄭月娥"擠牙膏"式回應，6月9日有103萬人上街，她在當晚竟然仍說修訂法案會如期恢復二讀，到星期三發生警民衝突，她在6月15日才在"迎賓館"與建制派及行政會議成員見面，再到下午才宣布暫緩修例工作，但也只是暫緩，亦沒有道歉。在6月16日有2,000 001人遊行，她仍要等到6月18日才作出所謂真誠道歉，甚麼是道歉？

提到道歉，其實今次的示威者絕大部分都很文明，他們甚至有一個道歉隊向受影響的人道歉。他們製作了一些文宣向市民道歉："請體諒我們帶來的亂"，向旅客道歉："請體諒不完美的香港"，向爸爸媽媽道歉："請體諒我們以身犯險"，向清潔叔叔嬸嬸道歉："請體諒我們不自量力"。他們到稅務局鞠躬道歉，當然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部分不接受道歉的人所持的理由是：年輕人無須道歉，反而香港應向這一代年輕人道歉，要他們以身犯險，冒着被打、被捕、被控告、被入罪的風險都要走前一步，覺得我們過去的抗爭未能達到效果。這兩天很奇怪，我聽到建制派說我們"人多欺人少"。

林鄭月娥三番四次說重視青年人工作，承諾與青年人同行。

幾天後我們問劉江華如何與年輕人同行，他說："現在我們有青年事務委員會、'青年委員自薦計劃'，他們可以自薦。"數十萬、上百萬青年人不滿意她，要求對話，她叫他們向委員會自薦，請問那計劃總共有幾多個席位？

她說，她有兩個初心，一個是堵塞法律漏洞，這個我不跟你爭辯那究竟是拆毀防火牆還是堵塞漏洞。第二個初心，是還陳同佳案的死者潘女士一個公道，對她父母潘先生、潘太的訴求作出回應，你做到沒有？昨天有議員說，我們民主派、反對派要向潘女士的家屬道歉。

6月12日早上，無綫電視攝影隊到禮賓府為她進行獨家專訪，當時記者問她可否先行單獨處理台灣殺人案，記者問："假如大家同心，有共同意願，修例上的技術問題，整個政府和議會是否有能力解決得到？我們經常說，如果我們同心協力，一日三讀也無妨。

她說："今天可以發生在潘先生一家，下個月也可以發生在黃先生、李先生。我們是否每次收到這些情詞懇切，令人心如刀割、徹夜不眠的信都冷冰冰地說，我們沒有法律基礎，對不起？

我希望建制派不要到陳同佳出獄，逍遙法外的時候，又再炒作一次，攻擊我們，說我們"放生"陳同佳。是誰不盡力處理台灣殺人案？其實要往前走，大家沒有衝突，無分警察或示威者，一起去處理陳同佳案可以嗎？這様做不會有市民反對。我們應該同心協力做一件好事，為公為私，在情在理，拆穿林鄭月娥這個假仁假義、假慈悲的面具。當然，如果政府忽然說想到解決方法，就是"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即自己拆穿自己。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知道，我們爭拗並無意思，現在大家可否同心協力想方法來處理陳同佳案？

我聽了兩天的辯論，說來說去也是政府的初心沒有錯，陳同佳的個案是建制派的初心所在，所以不管如何"撼頭埋牆"也要做初心的事情。面對這初心，台灣的大陸委員會已清楚指出，如果要台灣當局"硬食""一國兩制"這個概念，作為申請移交陳同佳的要求，台方便不會提出申請，可見這初心便已經不存在了。

這是否政府管治的應有態度？我相信張建宗司長也應該知道，香港特別行政區最特別的地方，便是特區政府並不是透過獲民意認受的過程產生，有權投票選出行政長官的人，只有1,2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

如果連政治判斷也出錯，特區政府便管治不當及失效，再說其他東西已沒有意思，遑論甚麼關心民生、改善市民生活質素等說話。老實說，如果推出的民生方案能夠與社會結合，誰人會阻撓？面對一些具爭議性的問題，如何解決問題便要考驗特區政府——這個沒有認受性的政府——的管治能力。舉例而言，香港的土地供應十分緊張，政府便成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黃遠輝主席做了很多工夫，跟不同團體和市民大眾一起探討土地供應的需要，希望訂下優先次序。

當黃遠輝主席負責的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慢慢能夠掌握整個社會對於土地供應的優先次序、安排和重要性等意見時，政府是否把專責小組束之高閣？這不是我熟悉的特區政府管治。

文明社會很自然要慢慢走向制度上的文明和優勢。大家都期盼中國憲法對人民的保障能夠真正得到落實，其中包括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新聞自由等。然而，我們心裏很清楚，要確立"一國兩制"、要得到《基本法》的保障，就要維護香港"兩制"與內地的不同之處。

所以，問題的癥結是政府一直倚賴它在議會內擁有大多數的決定權，卻忘記一個沒有認受的特區政府真的應保持謙卑之心，不能以一種強勢的態度說了算，其他人說的都是廢話，都不值一哂，這樣又怎可以令到整個社會走向和諧？司長，我不知往後特區政府的走向會如何，已有很多傳聞說"林鄭"不會再當多久的特首，即使不自行請辭，也可能要面對"腳痛下台"。然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特區政府想為香港社會做一件好事，我很希望亦呼籲司長閣下和"林鄭"，你們可否再一次探討就"六一二"事件展開全面的獨立調查？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好處，是讓我們能夠得知整個特區政府在決策過程中有否出現錯誤，亦能夠得知警方在事件中有否施用過分武力。這些不正是高官問責制下必須要做的政治承擔嗎？如果一個沒有認受性的特區政府仍然不願意作出任何政治承擔，它的管治不會得到市民的認受和尊重。犯了錯便要誠心誠意認錯、道歉，並爭取群眾的支持，甚至要退下崗位，以顯示自己的承擔。但是，林鄭月娥在6月9日大遊行後發出的聲明中，表示會如期推動修例。她在6月15日召開了一場記者會，但沒有道歉，只說"擱置"、"暫緩"修例。到了6月18日，她正式道歉。她對大家說她真誠道歉，但所有人觀看電視直播的人都看不到她真誠道歉，因為她仍然覺得自己的初心沒有錯。她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忘記她是一名政治問責官員、特區政府的首長。如果她所作的政治判斷是錯的，而她真心承認犯了如此嚴重的政治判斷錯誤，便代表她往後的工作態度。可是，當她不願意誠心誠意承認她作出了錯誤的政治判斷而引致軒然大波，結果就會看到現時這種不情不願亦不知何去何從的狀態。在這兩天的辯論中，建制派、行政會議成員甚至立法會議員一直說，"林鄭"的初心沒有錯，只是解說不清楚。

如果我們不追本尋源以看出問題所在，卻着眼於枝節，管治困難的問題日後將會無日無之。

金融業在香港的產業結構中佔頗大比重，無論是對利好還是利淡的因素也十分敏感。社會動盪不安必然對經濟造成打擊，所以任何一個真心愛香港的人，對於現時香港面對的情況必然感到憂慮不安。在這個月內連續出現兩次大遊行及多次示威和衝擊，包括衝擊立法會綜合大樓、政府總部、稅務大樓及警察總部等，還出現隨意堵路的情況，所以我覺得有需要給議員一個空間，表達大家如何關心香港。

正正因為大家不想條例的修訂繼續撕裂社會，不想把香港一開為二。但有誰想把香港一開為二？就是那些繼續挑釁、繼續將示威定性為和平，那些對多次衝擊事件隻言不提的人，這群人真真正正想把香港一開為二。

他之後的發言一直繼續維護示威者或有參與暴力行為的暴徒，指他們妨礙市民進出稅務大樓之後也有道歉，還為他們宣傳、為他們解難。陳議員究竟是時間不夠，還是根本自知理虧而不敢發言？批評警方就大大力，要求他公平一點批評那些阻路及阻塞稅務大樓，甚至是作出暴力行為的暴徒，他卻不敢多言，他哪會是公道？

反對派接着會說五大訴求仍未解決，其實曾鈺成所寫的題為"不能答允"的文章，已經充分解釋為何不能答應該5項訴求。很簡單，因為如果答允任何一項訴求，後果極之嚴重。

雖然實際效果是"暫緩"等於"撤回"，但不能夠用"撤回"這用詞，是因為政府明知反對派一定會得寸進尺，第一關過了，會繼續嚷着要通過隨後的四關，所以不能夠應承。第二及第三項訴求就是說明"六一二"不是暴動及釋放所有被捕人士。

如果應承反對派釋放被捕人士，變相是破壞法治，同時只會令衝擊政府總部的行為好像昨晚般變本加厲。此外，第四項訴求是要求全面調查事件，坦白說，由於現時已有機制進行調查，如果再設立另一些機制，事實上只會將現有機制的武功廢除。第五項訴求是要求特首下台，眾所周知，特首已表示她在不久的將來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很多工作亦已開展，如果在任期內下台，她提出的很多政策便不能夠延續，對香港會帶來更大傷害，所以，該5項訴求根本是無法答應。但是，為何反對派仍然要提出？他們真的認為5項訴求有道理，還是好像坊間所說，他們根本知道政府不可能接受，但正因為這樣，他們才可以繼續搗亂、可以繼續糾纏？

主席，我認為有數大客觀因素。第一，今年年底便是區議會選舉。

第二，台灣將會舉行大選。民進黨搞不好台灣的經濟，唯一的選舉牌便是大打政治"台獨"牌，所以，大陸委員會對於香港修例內容的"一個中國"原則表示反對，寧願埋沒良知也不處理謀殺犯的移交，正正是由於台灣大選。另外，當然還有中美貿易戰。

當然，美國大選對特朗普也有很大影響。基於種種因素，《逃犯條例》的修訂便弄得如此複雜，這樣才能解釋為何修例的主要矛盾已經解開，但仍然有人不想停下來。主席，區議會選舉一直也是以民生優先，但反對派一直想把區議會選舉政治化，選舉前必定找話題作政治炒作，務求將2003年的氣氛帶回來。他們想製造不安和社會不穩定的氣氛是事實，但是，過去數屆區議會選舉的經驗告訴大家，其實市民看得很清楚，區議會選舉應以民生優先，而且要回歸理性。

主席，這數晚衝擊警察總部的行為其實令大家憂慮，因為香港唯一的執法部門便是警隊，如果警隊也被綁手綁腳，甚麼也做不到，將來大家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便很難得到保障，這是很多市民大眾告訴我們的真心話。

對於不能處理這項條例，我們感到可惜和表示憂慮。只要大家願意理性分析，不要人云亦云，也不要偏聽網上的虛構資料，我相信對大家也會有所裨益。但是，主席，大家也理解香港的情況，販賣恐懼、特別是"恐共"情緒是反對派的一張王牌。不用說太遠，兩年前民主黨在"釘書機事件"中，已經想販賣恐懼和"恐共"意識。林子健計劃得很周密，但又錯漏百出，所以警方很快便印證這是虛構事件。但是，在警察查出真相前，民主黨"不理三七二十一"，一於"打蛇隨棍上"，將林子健視為至寶，由3位前主席一起高調召開記者招待會。在2019年3月，媒體"思考香港"刊登一篇寒柏寫的文章，題為"泛民為何不肯認錯？

寒柏的文章亦提到，傳播心理學論及一種選擇性注意，指人們會選擇性地接收與自己偏見相符的事物，以強化自己的觀點，即是確認觀點或偏見。事實上，大家可以看到民主黨有很強的偏見，連他們的高層也有這些偏見，因此，他們向群眾渲染這種偏見也是無可避免。

如果為了選票而埋沒良心，甚麼道理也不談，其實只會斷送香港的法治精神，同時亦會禍延下一代，危及香港未來長遠穩定的發展，所以，我真心期望反對派回頭是岸。最後，我亦要提醒大家，網上有很多虛假資訊流傳，事實上，"無間"再"無間"也很容易出現，所以，每次接收信息前也要反覆思量，不要太快下判斷。
主席，我剛才聽完郭偉强議員的發言，他在發言中再次講述所羅門王的審判故事。其實，我進入立法會第七年，這故事已說了最少十多二十次，到最後放手的母親是哪一位呢？究竟誰人真正愛香港、愛香港市民？有些人可能知道，但不認同。無論如何，就今次事件，我們真的要進行反思。市民看到社會這麼撕裂時，也應自行思考，究竟自己有沒有錯。因為人一定要先反思自己有沒有做錯，然後才可以指責別人，或向別人提出更好的意見。

她要了解社會的結構，才能作出政治的應對。

有些事情違反香港的根本價值。

我們說得最多的問題，梁美芬議員也特別提到，就是有關教育制度的問題。1997年前，香港的學校不會討論那麼多政治，我中三時仍很單純，但現在的學校強迫小學五年級的學生觀看警察發射布袋彈、投放催淚彈的剪輯片段，然後請小孩公平思考。他們打着教育自主的旗號，在學校推行通識科，讓學生了解時事，這是慢性"洗腦"。在2012年，我們想推行國教時，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不准洗我腦"，但他們卻一直在這樣做。

建制派在社會上有否推行國民教育，或有否提供讓學生了解政府和社會的機會？

他們完全違反新聞中立或據實報道的專業精神。

香港市民需要理解香港正面對甚麼問題、香港正進入甚麼時代。張國鈞議員稱這是一個很陌生的時代，其實我們早已進入黑暗時代，而且越陷越深。正如我們剛才提到，香港的結構，包括學校、傳媒甚至司法系統，影響香港現時的政治平衡，而政治平衡已十分脆弱，一碰便會崩潰。其實，我們看到反對派在過去一段日子中，好像採取騎兵戰術，尋找空隙作出攻擊，他們過去攻擊西九龍站的"一地兩檢"方案，早前攻擊《國歌條例草案》。他們之前無法在社會上尋找很大的熱度來進行主力攻擊，但他們這次在《條例草案》引起熱度。由於香港特殊的人口結構，市民對中央的某些法制不信任，或認知不足，導致非常巨大的政治危機。

宣傳片鋪天蓋地，而在引起市民恐懼後，如何推動民眾由"有大台"變為"沒有大台"，以至演變至今天的情況，整個劇本寫得非常清楚。

我們建制派對於今仗真的要認真檢討，我們是否太過婦人之仁。要做忠臣，心當然要正直，但手段也同樣重要。可能這段說話讓外界知道後，有人會說何俊賢議員弄權，但問題是香港有很多奸臣存在，我們如果保持忠直，便會好像岳飛般慘死風波亭。所以，我一定要指出我們的問題是甚麼。

對錯是在於黃藍之分，當有人將磚頭擲到警察頭上時，有些人竟說看不到，他們只看到警察施放催淚彈，使用警棍打人。這是不是事實的全部？他們選擇將部分事實告訴公眾。我在網上看到很多畫面，關於6月12日的衝突事件，我們看得很清楚。我感覺警察的陣式一直是防守、防守、再防守，我們看到磚頭如雨灑下，每頂300多元的安全帽不斷擲向警方——那涉及很多錢。警察沒有辦法，才開始反擊，施放催淚彈，清了道路後，香港回復某程度的平靜。

至於投擲磚頭的人，示威者稱他們為義士、勇士，這樣是否合理？他們說投擲磚頭是為了香港好，但他們用這個美麗的謊言遮蓋自己的眼睛，蒙蔽是非黑白，甚至本身人性的惻隱之心。

司法要公平，香港的司法是我們珍貴的財產。

他選擇抽取最後的畫面讓市民觀看。

甚至他們認為自己做的事是非常正確，是為了香港好。這不只是學生的錯，亦不只是暴力人士的錯——我不是指所有學生，不要冤枉我。

我希望反對派議員撫心自問，自己的良心去了哪裏。他們做的所有事，是否真的為香港好？

我相信未來類似事件會重複發生。如果我們沒有汲取這個教訓，反對派繼續以選票作主導，以破壞香港、製造混亂來撈取政治資本，我們便永遠無法改變，香港只會越走越黑暗。

主席，相信不少人會覺得，近日的香港已經不再是他們一向熟悉的香港，不僅令他們感到很陌生，更或多或少帶點恐懼。大家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很可能不是洗臉刷牙，而是去查看傳媒和社交媒體，還會整天不斷查看，看看當天哪一條馬路、哪一個地方、哪一個政府機關將會被成千上萬的示威者圍堵、衝擊、羞辱、指罵。至今，已成為示威者目標的有立法會綜合大樓、政府總部、金鐘道政府合署、灣仔稅務大樓、入境事務大樓，甚至是象徵整個社會秩序的警察總部。公眾有目共睹的是：本會多個審議法案及討論政策的會議因而取消或延誤；政府總部數度關閉，稅務局及入境事務處的工作亦曾受阻，影響市民未能使用有關的公共服務；就連正在審理案件的高等法院及灣仔區域法院，據報亦曾因示威者圍堵而要降下捲閘。有傳媒更形容，香港進入了"無政府狀態"。雖然我不同意這說法，但無論如何，若現在的狀況給予市民這種感覺，若整個政府、整個社會每天就是圍繞着示威者的怒氣運作，任由這情況持續下去，香港會變成怎麼樣？實在不堪設想。追源溯始，這場現時俗稱的"修例風波"，起源於社會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建議出現嚴重意見分歧，支持與反對修例者僵持不下，各自積極舉行遊行、街頭聯署等活動表達訴求。遺憾的是，反對修例的示威者6月12日圍堵立法會和政府總部及佔領金鐘不完全是單純的和平示威，而是變了質的示威行動，有人以磚頭、鐵枝和鐵馬，使用暴力衝擊警方防線。這是沒有人會否認的事實，我亦不知道有哪一個人會反對警方採取行動，制止這些暴力行為。至於事件隨後的發展，在此我不詳細複述了。簡單來說，就是行政長官及相關官員看到事件在社會造成了重大撕裂、猜忌和紛爭後，已即時停止有關的修例工作，並承認政府今次修例的工作做得不足，亦各自向公眾作出真誠道歉。不過，反對修例者紛紛表明"不收貨"。他們在這個所謂"沒有大台"的年代，大致提出了所謂"五大訴求"，並不斷把行動升級，包括隨意衝擊目標機構及癱瘓政府部門運作，以求迫使政府就範。主席，香港從來是一個包容並尊重不同聲音的社會；但是，包容的意思並非指我們應該毫無原則地忍讓，聆聽民意亦不是說我們會犧牲香港的核心價值，在法治方面作出妥協。今天，一些反對修例者要求政府明確撤銷6月12日警民衝突的"暴動"定性，以及停止檢控並釋放被捕示威者。然而，行政長官及警務處處長已經分別澄清，他們的意思只是指向當天個別人士涉嫌使用暴力的行為，而從沒有把6月12日整個示威行動定性為"暴動"。香港的司法是獨立的，執法部門是否作出拘捕固然要按照法律、按照證據、按照程序行事；將來律政司是否及以甚麼罪名檢控，以及法庭會如何裁決相關案件，亦要按照法律、證據、程序而行。今天基於政治理由，憑個人或群眾的一個訴求，是否就可以越俎代庖，容許由反對修例者決定某些活動屬於"暴動"、某些嫌疑人須獲釋放或撤銷控罪？主席，很明顯這不是法治，而是反對修例者要求的"人治"。這是違反香港的核心價值，也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不單是法治，維護香港治安的警權亦正受到正面挑戰。反對修例者提出要"追究開槍責任"。主席，我在這裏無意論斷6月12日警民衝突中誰是誰非，因為警方已接獲數十宗相關的投訴，有待投訴警察課的跟進調查及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的監察。事實上，整個社會都在監察及看待他們如何秉公處理這些投訴個案，如證實有不當、濫權或違法的地方，必然會在有關處罰機制以至司法程序下得到公正處理。大家要求公正，便應該依照公正的方法行事。如果未審先判，現在便已假定"開槍"就是濫權，要"追究"，試問公正何在？大家試想想，香港警方如面對向警方擲磚頭和鐵枝的群眾，警員在人身性命受威脅的時候卻不能跟海外執法機構一樣，使用處理同類群眾暴力暴動行為的裝備，以布袋彈、橡膠彈等低殺傷力武器驅散群眾，這等同綁着執法者的手，後果可以相當嚴重。

上周五，大批示威者在事前毫無警示下突然包圍警察總部差不多16小時，而歷史亦在昨晚重演，警方以最大的容忍度讓示威者在警察總部外集結，卻換來示威者使用大量鐵馬圍封各出入口，並用膠紙及噴漆遮擋閉路電視攝影鏡頭，限制執法人員的行動和工作；又肆意挑釁警方，追打前往上班途中的警務人員並以激光照射他的眼睛，以及向警察總部投擲雞蛋及塗污外牆。主席，警察是社會除暴安良的最後防線。這種猶如肆意綁住執法人員手腳的方式等於置社會安危於不顧，是非常危險的做法。

不過，反對修訂者堅持要政府在形式上亦做足，正式撤回《條例草案》。無可否認，社會上確有不少聲音，認同在當前社會缺乏信任及充滿猜疑的氣氛下，政府可以多走一步，正式撤回《條例草案》，以釋除公眾疑慮。然而，政府選擇讓《條例草案》自然死亡，是否便足以令示威者種種升級的違法行為合理化？即使政府撤回《條例草案》，會否又有反對修例者仍然不滿政府可以隨時再提出修例建議？政府屆時又可以怎樣做？其實，政府已承諾會決心改善與社會各界的溝通，並會以開放的態度，全面聆聽社會對於修例的意見；至於能否釋除大家的疑慮，恐怕問題的癥結還在於能否重建政府與社會大眾之間的互信。

要建立互信，雙方都要釋出善意，須有心及有行動才能成事。反對修例者的另一個訴求是要求現任行政長官下台。主席，行政長官具有"雙首長"的重要憲制身份，既是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的首長，亦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首長，其選舉、任命和罷免均有憲制規定。現任行政長官是否下台是事關重大及嚴肅的決定，不應亦不可能按照部分香港市民提出的訴求輕率決定。主席，社會大眾愛護年輕人，特別想支持及保護年輕示威者的純真和熱誠，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現時年輕的示威者為了向政府施壓，便不斷把示威行動升級，以期癱瘓政府部門的運作及綁住執法部門的手腳。這些行動不但影響公共秩序，更在社會上持續散播猜疑和對立，即使在家庭中亦可以看到，年輕人與家人和長輩因此事爭執及不和，實在令人十分痛心。我們作為愛護年輕人的成年人，絕對有義務對他們作出適切的提點和勸阻。主席，香港一直是我們引以為傲的家。我們有在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法制、自由的經濟及多元包容的社會；有賴警方的努力，我們更是世界上數一數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今天，社會上因為一場修例風波而出現嚴重撕裂，但香港的種種優勢和珍貴核心價值均沒有失去。我們只有一個香港，如果我們真正愛護我們的家，便應愛護我們的制度，重建互信；如有分歧和不滿，不把精力放在拆毀現有制度，以自己的方式施壓，把自己的標準強加諸他人身上，而是致力以理服人，並且優化我們的制度及我們的家，回復同舟共濟的獅子山精神。主席，香港正面對回歸以來最不穩定的局面。張華峰議員的議案及時提供了一個適切的平台，讓立法會可以在這個非常時期就社會面對的重大難題進行辯論。建制派支持這個舉措，並認為張華峰議員的議案已達此目的。我亦想奉勸部分反對派議員一句：雖然你們滿腹陰謀，但不必事事都以陰謀論看待別人。主席，就這項議案，建制派會投棄權票，不支持休會待續。

主席，我有兩項規程問題。

我留意到明天早上立法會沒有任何會議，既然我們還有很多議案有待審議，請問主席會否考慮將立法會會議延期至星期五，以便審議5項附屬法例？